去年12月，政府驟然叫停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的清拆工程，使這個具百年歷史的建築物得以倖存。本年3月，古物諮詢委員會通過配水庫的擬議評級。政府正探討在配水庫臨時加固和整理工程完成後，有限度開放配水庫予市民參觀。有市民建議，政府可參考外國例子，邀請專家討論活化配水庫的方案，並考慮把配水庫打造成亞洲旅遊景點。

姚議員的質詢涉及的前深水埗配水庫保育及活化的工作，由發展局負責，我經諮詢該局的意見後，現綜合答覆如下：自2008年起，發展局透過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活化一些具特色的政府歷史建築，並開放予市民及旅客參觀，例如前大澳警署已活化為大澳文物酒店、前荔枝角醫院已活化為饒宗頤文化館。發展局亦透過"保育中環"項目，將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活化為標誌性的創意中心―PMQ元創方，中區警署建築群亦活化為"大館―古蹟及藝術館"，成為集歷史、創意及文藝元素的旅遊景點。與此同時，旅遊事務署一直有在各區推廣不同的旅遊項目，當中有以歷史或古蹟為主題的項目。

自2018年起，旅遊事務署亦聯同漁農自然護理署陸續完善郊野公園內部分熱門及具旅遊潛力的行山徑和旅遊配套，以加強其作為古蹟及綠色旅遊景點的吸引力，當中亦包括一些戰地遺蹟及具歷史價值的地點，例如山頂爐峰自然步道的松林砲台歷史徑和黃泥涌峽徑。就姚思榮議員質詢的3個部分，我逐一答覆如下：一就前深水埗配水庫，政府已清楚表明不會清拆。古物諮詢委員會於今年3月已通過配水庫為擬議一級歷史建築，並就此進行公眾諮詢，稍後會按諮詢結果再作確認。水務署早前已推出了配水庫的網上虛擬導覽。配水庫原本是地下密閉空間，雖然部分上蓋已經打開，但仍要進行一些必須的工程，包括內部照明及通風設施，以及因應雨季及颶風季節將至，安裝防水及排水設施等以防水浸。待完成上述所需的加固及改善工程，並確保結構安全後，政府計劃於今年稍後考慮有限度開放配水庫。與此同時，發展局會同步研究配水庫的長遠保育和活化方案。二長遠來說，待發展局就配水庫的保育和活化工作完成後並可全面開放予遊人到訪時，香港旅遊發展局會配合推廣，包括透過剛才姚議員提到的"香港.大城小區―深水埗"的宣傳項目等，進一步提升旅客在區內的體驗。至於利用姚議員提到的擴增實境技術，即"增強現實技術"向旅客作推介工作，旅遊事務署的"城市景昔"項目正正是利用此技術，透過流動應用程式，重現個別地標的歷史面貌。目前在深水埗區內已有6個"城市景昔"地點。當前深水埗配水庫發展為成熟的旅遊景點時，旅遊事務署會考慮將其納入"城市景昔"項目之中。三政府明白社會對前深水埗配水庫事件的關注，發展局現正領導一個工作小組，檢視相關部門在處理有關事件上的情況，並會提出改善措施，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主席，在疫情下，不少市民近1年來開始發掘本地有特色的旅遊資源，包括一些名勝古蹟。政府和旅發局早前推出"舊城中環"，"香港.大城小區—深水埗"項目，隨後亦成功把鹽田梓塑造成開放式的博物館，這些均成為市民"打卡"的熱點。因應市民和未來旅遊發展的需要，我想問局長會否與旅發局合作，繼續物色和推廣新一輪的地區項目；如果會，具體目標是甚麼呢？
主席，簡單的答案是會的，亦一直是這樣做。正如姚思榮議員代表旅遊界，他應該最清楚，旅遊界很希望能夠不斷在香港發掘不同的具特色景點。我們在兩年多三年前提出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亦特別強調如何在本地增加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新景點。

此外，我們每年都會看看在甚麼地區除了可以循"點"、"線"方向工作之外，還可以循"面"去做，深水埗就是一個例子，灣仔亦是一個例子。譬如以往我們曾考慮在南區循此方向去做，但當時因為南區的"點"比較散落，但現時隨着海洋公園的活化、"躍動港島南"大型計劃的推行，我們可以把原有的"點"、"線"連成一個"面"來推廣，這也是我們及後的方向。
主席，現時只有部分已獲評級的古蹟做到活化，其餘仍然被圍欄或鐵絲網圍着，有些更已荒廢，其實非常可惜。古蹟保育工作部分可能牽涉不同部門，例如這次發現的歷史建築並不是負責古蹟的部門發現的。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有否考慮制訂一個跨部門的機制，以調動不同政府部門的資源，例如區議會、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局或旅發局等，以便一起進行溝通和推動古蹟的發掘、保育、宣傳和推廣工作呢？
主席，或許我先回答，如果有需要，稍後再由發展局副局長補充。第一，剛才馬議員提及的，以及剛才姚議員提及的，正正是我們一直做的工作。當然，一個古蹟或文物不單是作為古蹟文物便可以作為旅遊景點的。香港很多地方確實有很多古蹟，但如果不能夠將其特色突顯出來，或者不能夠把它活化成公眾可以參觀或使用的地方，它往往只能是一個"打卡"點。

我知道該伙伴計劃可提供資源翻新建築物或復修設施，然後或會引入其他參與者，例如前身為大澳警署的酒店，也有一個營運者加入營運。

如果景點具有特色，正如我剛才所說，旅發局是願意將這些景點連在一起作推廣的，但當中或會有不同的層次。

主席，很多時候，我們尋找寶藏會捨近取遠，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也曾親身前往主教山配水庫，那個地方很大、一層一層的，很多市民聚集該處，形成一個旅遊景點——不過比較小規模，我相信這個景點是要跨局處理的。我想問局長，自從發現主教山配水庫後，究竟負責的部門有否認真作全面了解，究竟我們有多少古蹟是捨近取遠，不知道原來身邊就有這麼多古蹟的呢？他們對貯水庫進行保育後，不會把它變為一般旅遊景點，而是把它變為拍攝電影的場地，令該景點出現在很多電影中，那便自然成為世界各地遊客及當地市民喜歡前往的"打卡"點，將來更可能成為東南亞重要的旅遊景點。

我想問局長，未來政府會派發5,000元電子消費券，政府會否制訂一系列政策推動地區本土經濟，以鼓勵地區消費？

第一，就鄭議員的提問，我們也留意到不同區域也有很多吸引人前往遊玩消閒的地方。以深水埗為例，其實早於兩年前，我們已經推出一項名為"深水埗——步步地道"的項目，利用深水埗那種地道生活文化方式，以及由五六十年代已興建及保留至今的街巷和地方作推廣。

香港最近開始重啟本地旅遊，或在數年前的社會暴亂事件後，透過我們的資助計劃，這些地方均能成為吸引本地旅遊的試點，加上一些文化導賞活動，不單包含觀賞元素，亦有故事敍述，使這類景點成為吸引人的地方。

主席，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幾乎被拆卸填平，有關事件引起公眾極度關注，但這可能是壞事變為好事，因為公眾因而更關注保育。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除了保育，事件可能對本土經濟或旅遊也有幫助。但是，由於這些熱潮很多時候很快便冷卻，我關注的是相關的時間表，因為剛才提到發展局負責該處的保育方案，但回顧過去的龍津橋保育耗時10多年，然後才提上來申請撥款。

根據有關的公布，核廢水會先經淨化和稀釋後，符合相關國際標準才會排放。東京電力公司會就排放廢水至海洋擬備詳細方案，排放方案須先獲得日本政府批准，才可實施。有關方案必須遵從國際慣例和標準，日本當局亦表示會密切監察排放對環境及海洋的影響，並以高透明度方式處理，讓國際社會及公眾得悉所需資訊。由於有關的廢水涉及多種放射性元素，我們了解不少團體、漁業經營者和市民大眾均擔心將福島核電站的廢水排放出海洋，會嚴重影響海洋生態、食物鏈以至食物安全。

現時，本港仍然禁止輸入福島的蔬菜、水果、奶和奶類飲品及奶粉。

食安中心自2011年起對日本進口食品實施額外管制及監測措施後，共檢測了超過75萬個日本進口食品樣本，所有食物樣本的輻射檢測水平均沒有超出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值。食安中心會繼續以風險為本在恆常食物監測計劃內就日本食品進行輻射檢測。就日本政府計劃將福島核電站的廢水排放出海洋，特區政府已要求日本當局提供多方面的數據和監控的資訊。我們會以審慎態度審視日本當局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國際專家組織的評估等，與相關政府部門作出適切的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需要就日本食品的監測工作作出相應調整，以及是否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以確保食物安全，保障市民的健康。當然，視乎情況，我們不排除會增加對日本進口食品的檢測，以及收緊對福島及鄰近地區的食品的入口管制。

主席，有關日本排放核廢水，市民除了最關心海洋生態外，亦對這些漁農產品的食用安全非常關注。有傳媒報道指出，懷疑有進口商為了逃避法例監管，將來自福島及其附近地方的水果榨成果汁出售，亦有部分進口商在食品標籤只註明產自日本，沒有說清楚產地來源。請問當局有沒有就着這些報道進行調查和採取措施處理呢？
主席，我們的食安中心極度關注黃議員剛才所說的一些問題。其實，在食品進行加工的時候，依附在食品表面的放射性核素一般會被除去，有關物質的濃度會因加入其他材料而稀釋，而食品加工廠亦需要符合嚴格的運作標準和受嚴密的監控。所以，日本食物的監測系統會採取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所訂的食物安全標準為高的食安標準來檢驗食物。食安中心一直有嚴密檢測日本進口加工食物，以確保相關食物的輻射水平不會超出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值。以香港進口而含福島縣食材的果汁或風乾水產為例，在2018-2019年度，食安中心共監測了14個相關果汁和9個相關風乾水產樣本，所有樣本的檢測結果都是合格。
主席，局長剛才表示，在福島出產的水果、蔬菜基本上不能進口香港。但是，剛才有議員指出，如果用福島的水果和蔬菜製成的果汁，其實很容易在香港購買得到。主席，我這裏有一罐說明是在福島製的果汁，另一罐說明在栃木縣生產的蔬菜汁，而這一罐只說明是在日本製造的一種果汁。如果市民想知道飲用這些產品後對身體有否影響，現時似乎要靠放大鏡來看看當中的標籤。好像這款飲品，是完全沒有說明是否在福島或栃木縣製造，對於市民的身體健康會否有影響？這些可能受輻射污染的食品如果能因此進口香港，會否是一個漏洞呢？市民怎樣得知這些食品是否安全？局長剛才說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只抽查了18個樣本，究竟是否足夠？
主席，多謝陳克勤議員的補充質詢。

就陳議員剛才所說的一些預先包裝食品，根據香港法例第132W章，食品一定要加上可閱標籤。

我在2019年6月再次前往福島視察當地測試食物。

局長，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要自求多福。

主席，多謝張議員的質詢。現時食安中心的食物監測計劃每年恆常有超過65,000個樣本，就進口、分銷、零售等不同層面取樣及檢驗。

當然，我們除了抽查及檢驗食品外，其實有些食品在進入香港前，我們還需要日本提供一定的證明，例如輻射檢測證明書及出口商證明書，以確認食品水平達到我們的要求。

主席，如果特區政府一如既往，只在日本排出核廢水後才被動式做一些應對工作，我相信屆時已經為時已晚，對全球的生態已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同時，市民亦都會透過食物鏈，將這些放射性物質重新吸納到人體內。香港是佔日本魚類出口兩成的大客戶，究竟在日本排放核廢水前，我們有甚麼行動明確表示我們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的立場？
主席，我剛才已經表示，日本排放福島核電站核廢水的計劃不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亦令本地不少團體、漁業經營者及香港市民都非常擔心，因為日本政府將福島核電站廢水排放出海洋，會嚴重影響海洋生態、食物鏈，甚至影響人類健康。我們知悉國家外交部已經就事件表態，亦強烈敦促日本妥善處理福島核電站核廢水的事故。我們對此十分支持。

第三項質詢。

主席，就鍾國斌議員的提問，政府已諮詢香港金融管理局，我現就質詢各部分答覆如下：一及三《基本法》及《外匯基金條例》均有訂明外匯基金的主要用途。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外匯基金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條例》亦規定，外匯基金主要用於直接或間接影響港元的匯價，其次是維持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以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2021年3月底，外匯基金的總資產約為45,000億港元，但扣除負債後，累計盈餘只有約8,300億港元。環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瞬息萬變，難以預測，香港作為一個細小而開放的金融體系，有需要時刻作好準備，應付各種潛在的金融風險。因此，外匯基金必須具有相當可觀的規模及高流動性，才能保持貨幣和金融穩定，維持市場和公眾對外匯基金以至金融體系的信心，並有效制止對金融市場的衝擊，維持金融體系的安全。事實上，過去數十年間，每當香港受到外圍影響或突如其來的衝擊，外匯基金作為保障香港貨幣及金融穩定的強力後盾，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儘管《條例》訂明在符合特定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可從外匯基金轉撥款項，但外匯基金資產有支持聯繫匯率，發揮穩定港元匯率的重要作用。如果隨便動用外匯基金作政府開支，會嚴重削弱外匯基金履行捍衞香港貨幣和金融穩定這項主要職能的能力，亦令市場誤以為特區政府不再嚴守財政紀律，因而動搖對聯繫匯率制度的信心。政府財政儲備是多年來通過經濟發展及市民辛勤努力累積所得，讓政府有財政能力在經濟下行時制訂措施以應對挑戰，支持經濟，紓減民困。截至本年3月底，財政儲備的結餘約為9,200多億元，可應付政府約14個月的開支。為緩解經濟下行及疫情打擊對市民及各行各業帶來的影響，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已推出超過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加強支持經濟的力度，讓整體經濟能在最大程度上受惠。從上述可見，外匯基金與政府財政儲備有各自的用途及目的。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改變外匯基金行之有效的運作機制，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穩定。二政府的財政儲備存放於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以獲取回報。根據現行安排，財政儲備的投資回報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去6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計算，同時設有最低回報保證，確保保本並且不會低於3年期政府債券上一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政府財政儲備的投資回報，按資金來源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或各基金。現行投資安排讓政府的財政儲備賺取較穩定的回報，達至保本的效果。政府會繼續留意有關投資的情況，按需要檢討相關安排。按上述現行安排，由於外匯基金按"投資組合"6年平均回報率向政府支付投資回報，所以如果任何年度外匯基金出現如本身虧損或投資收入不足等情況，便需要動用其累計盈餘向政府支付投資回報，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會因此有所縮減。此情況曾在2015年及2018年出現。外匯基金與政府之間的支付安排不宜輕率更改，以確保外匯基金的投資能維持謹慎的風險管理。除了存放於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外，政府亦於2016年成立未來基金，在財政儲備內以名義儲蓄帳目的方式持有，為期10年，藉長線投資為財政儲備爭取更高回報。未來基金由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綜合回報率分別為4.5%、9.6%、6.1%、8.7%和12.3%。由於未來基金的投資收益是公共財政資源的一部分，至今已累積超過1,000億元，財政司司長決定從2021-2022年度開始，陸續在經營帳目中反映未來基金累計的投資收益，首年回撥250億元。此外，政府已決定利用未來基金的部分款項成立"香港增長組合"，直接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現正籌備落實。接下來我會回答議員的提問。

今天，香港市民面對經濟困難，而主體答覆亦指出財政儲備的作用是"紓減民困"。既然市民今天真的遇上困難，為何政府不能動用少許儲備紓困？局長答謂累積盈餘有8,300億元，那麼大可動用300億元紓減民困，為何這也做不到呢？
主席，讓我從數個方面回答鍾議員的提問。

另一方面，一如大家所知，金融市場十分敏感，反應亦非常即時及具有前瞻性，政府的些微動作如調撥資金作某些用途，均可能導致市場作出即時反應，以為政府本身的財政情況或財政紀律出現問題。當然，香港現時的情況是穩健的，這正如鍾議員所說，是一直以來通過市民及社會的共同努力，才令政府作為代理人得以善盡其角色，但長遠來說，我們必須繼續奉行現有的機制。

首先，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現時的財政儲備結餘約為9,200多億元，最多可應付政府約14個月的開支。

最近在預算案中亦已提及，政府會提取未來基金部分款項成立"香港增長組合"，這正可回應議員剛才所說，為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打好一定的基礎。

故此，我們要有底氣和建立一定基礎，才能確保香港有力抵禦不同的金融市場挑戰，以及作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外匯基金及政府財政儲備各有其用途和目的，政府認為沒有必要改變外匯基金行之有效的運作機制，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香港的貨幣和金融穩定。政府既不願動用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推出紓解民困的措施，亦不肯讓市民利用自己強積金戶口的部分累計權益以解燃眉之急，只為失業人士提供銀行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和失業綜援，我們認為這些措施顯然無法令需要幫助的失業人士得到足夠援助。特區政府應就此作出更大承擔，例如設立失業援助金等，以扶持受疫情影響的失業市民。

正如我剛才所作介紹，我們過去已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及最近兩年的預算案，推出極具規模的紓緩措施。第二，在過去一段時間，外匯基金的目標均是以保本先行，長期增值作為目標，並會從盈餘回撥一部分予政府以作一定的支持。具體一點來說，司長最近已在預算案中提出由2021-2022年度開始，陸續在經營帳目中反映未來基金的累計投資收益，並在第一年回撥250億元。所以，為照顧香港的短、中期經濟發展需要，我們會視乎整體情況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這是必然的，並不存在政府不作承擔或有錢不花，絕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主席，局長其實未有在主體答覆回答關於外匯基金資產總額須維持在甚麼水平的問題。外匯基金除了用於捍衞聯繫匯率之外，亦一如剛才鍾國斌議員所說，在1998年用作入市成功擊退"大鱷"。但是，翻查資料，1997年年底的外匯基金資產總額是6,367億元，當年的香港股票市場總市值則為32,000億元，亦即外匯基金的5倍。現時的外匯基金資產總額雖已上升至45,000億元，但去年的香港股市總市值已躍升至475,000億港元，即外匯基金的10.5倍。換言之，如果今天要再入市"打大鱷"，外匯基金的實際影響力其實已見削弱。所以，我想問局方有否同時考慮這因素，一併管理外匯基金的資產規模，例如鼓勵把更多的政府各類基金或資助機構資源集中起來，連同外匯基金一併作出管理，從而壯大其資產規模呢？
我剛才在回應鍾議員質詢第一部分時已指出，整體金融市場及外界對本地市場的信心，其實是一種動態的關係，這亦包括了陳議員剛才所指出的市值變化。從另一角度而言，現時股票市場的市值大約是我們GDP的13倍，所以和之前的數字絕不可同日而語。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長期維持一定的儲備，以及確保有一定的資源面對金融市場的變化。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金融市場的變化相當即時，而且極具預期性和前瞻性，當中有相當多的預期。為此，我們需要備有更充足的資源，因而在處理外匯基金資產時必須以保本先行，長期增值為目標。另一方面，就外匯基金的組成，我們已在相關公布中清楚說明，當中包括一定的支持組合，亦包括長期增長組合，這是從資產角度交代錢放在何處。但是，從liability的角度，當中也有政府基金和法定組織的存款，所以現時已存在陳議員剛才所說的情況。進一步來說，外匯基金的用途一方面是抵禦金融市場的挑戰，同時則達到保本增值的目的，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持續進行。

主席，有受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收地影響的棕地物流作業經營者反映，他們未能覓得用地重置作業。此外，發展局早前把附近3個棕地群列為具發展公營房屋潛力的用地，令可供他們選擇的用地進一步減少。他們認為，政府在滿足房屋土地需求的同時，應顧及物流業對土地的需求。

主席，政府一直持續開拓土地，滿足社會在房屋和其他方面的需要。新發展區會是未來土地及房屋供應的主要來源之一。不少新發展區項目均涉及重新發展棕地，這無可避免會涉及收回及清理土地，影響一些現有的棕地作業。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政府不會提供"一換一"或"無縫銜接"的安排。我想告訴局長，業界並不奢望有"一換一"的安排，但他們希望政府能做到"無縫銜接"，因為這屬於行政規劃的問題，應該可以處理。我今天的重點在於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二頁，當中提到："......政府的金錢補償可提供支援，另一方面政府也會在規劃及土地事宜上盡量提供協助及便利。"城市規劃委員會在2020年3月修訂規劃指引編號13F，據修訂後的指引所述，如申請地點並非位於第4類地區，而該重置獲相關政策局支持及沒有反對，城規會對有關申請可從寬考慮。不過，不足一年後，當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表棕地群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建議時卻將元朗屏山一幅原本可興建有蓋倉庫的棕地改為發展公營房屋，以致物流業界再次失去一幅可供興建物流倉庫的用地。如果政府想達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將香港發展為國際航運物流中心的目標，請問政府在土地方面會提供甚麼支援呢？
主席，感謝易議員的補充質詢和關注。

如是者，要覓得合適地方或交通和社區配套均合適的地方，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這要視乎有關土地的投資情況及土地的長遠需要。

如果我們在該等地區覓得地方適合作工業用途，特別是支援棕地作業，我們會向公眾解說，希望立法會屆時會予以支持。
我只想作簡單的回應。

主席，眾所周知，土地及房屋問題一直困擾香港，更是深層次矛盾，連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亦曾就此多番表達關注，並在全國兩會期間聆聽意見。"越住越貴，越住越細"已經是香港人的生活寫照。

對於發展新發展區或就棕地重新進行規劃，我是認同的，但我認為局長要思考如何可以"多、快、醒，創造好環境"。有很多棕地作業者告訴我們，重置地方有限，重置時間有困難，而成功重置的比率或機會率亦較低。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有61公頃土地用作重置棕地作業，而發展多層樓宇的用地的地積比率亦頗高，但眼前的現況是無法滿足需求。局方表示會以個案形式處理，但請問局長，就有關問題，當局會如何協助棕地作業者呢？政府可否停用個案形式處理，而成立專責小組全面審視如何提供支援，以期可以"多、快、醒，創造好環境"，解決現時的土地供應問題呢？

這點我完全同意。我想跟柯議員分享一個事實。舉例而言——柯議員其實亦有所提及——在洪水橋加上元朗南，我們有超過70公頃土地作相若用途。不過，我們單在洪水橋收回的棕地便達到223公頃，因此政府表示無法做到"一換一"。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一換一"，其實便無需影響目前的棕地作業者。

自由黨與政府的房屋政策立場吻合，亦很配合，我們甚至支持將綠化地帶或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用作建屋、填海、基建先行等，亦支持發展棕地等。

歸根究底，如果我們能夠將開拓土地的幅度和速度進一步提升，便能增加供應。如是者，我們才能充分滿足社會不同方面的需要，包括棕地作業的需要。

請問當局有否備存統計數字，顯示該8個已經遷離的經營者是成功覓得其他地方繼續經營，還是已經全部關門大吉呢？

請問政府招標的反應如何呢？最終有多少經營者入標呢？承租的價錢比他們原本支付的租金差別有多大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現時提供彈性，便是即使我們已經所謂"貼紙仔"，即政府已收回土地業權，但如果涉及經營者的位置的工程尚未開展，而他亦希望繼續經營，我們是容許的。

至於該8個經營者的最新情況，因為情況變化很快，容我稍後索取資料後再提供。至於招標方面，情況似乎理想，我們應該能夠在短期內公布結果。不過，由於招標過程現正進行中，我不便評論太多。

如果政府將他們迫遷，但卻沒有協助安置他們，政府曾否想過會對香港的建造業及未來的工程有多大影響呢？

我同意劉議員的分析，因此我們現正進行一項市場意向的研究。

主席，財政司司長於本年2月24日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提出，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以帶動本地消費。當時的初步構思是分5期每期發放1,000元，並設使用限期。政府已於4月初甄選了4家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協助推行該計劃。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年滿18歲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計劃的目的是刺激市民消費意欲，讓消費券所涉及的金額在本地經濟體系內流轉，從而最大程度帶動本地消費，藉乘數效應加速經濟復蘇。我們估計合資格人士約有720萬人，涉及款項約360億元。同時，政府亦希望透過消費券計劃鼓勵更多本地商戶及市民使用電子支付，推動本地電子支付市場發展。就李慧琼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回覆如下：一參考其他地方發放消費券的經驗，我們認為在一段時間內分期發放有期限及只能在本地商戶使用的消費券，有助在該段時間內持續帶動及刺激本地消費。根據我們現時的構思，消費券的適用範圍會盡量廣泛，以涵蓋本地零售、餐飲及服務等消費，包括本地商戶的實體及網上店鋪。考慮到消費券計劃的政策原意，原則上消費券將不適用於繳付政府及公營機構/公用事業的收費、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所涵蓋的交通開支、購買金融產品、海外消費、個人對個人轉帳等，也不可兌現。我們正與獲甄選參與計劃的4家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探討可行方法，盡量防止利用消費券作非本地消費用途。我們正擬訂消費券計劃的執行細節，包括發放安排。我們會詳細考慮過去一段時間市民就發放期數、使用限制及使用範圍等各方面提出的意見，盡量平衡不同的需要，提供彈性，方便市民能夠因應其需要使用消費券作不同金額的本地消費，同時確保能達致帶動及刺激本地消費的原意。二為使政府投入的資金能最大程度帶動本地消費，讓社會受惠，4家參與計劃的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已同意盡量減免本地商戶)安裝及使用相關裝置的費用，以及處理以消費券付款的手續費。商戶如直接向營辦商申請其收款碼或較簡單的裝置，不需繳付任何安裝費用。

主席，鑒於市民仍然受變種病毒的威脅，何時通關仍然未知，面對疫情反覆不定，很多市民和中小企叫苦連天，因此對於政府未來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實在是充滿期望，希望真的可以幫助市民，一方面達致刺激經濟，又必須做到便民、利民和便商戶，希望局長仔細考慮坊間的意見。對於局長回答我的質詢的3個部分，就第一部分，局長答應，在執行細節時，會考慮過去一段時間市民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見。就此，我想局長可否清楚說明，局方其實不會再考慮分5期發放，因為這並非市民想看到的。不過，主席，我想跟進的問題是，除了剛才提到的部分外，政府作為八達通的最大股東，可否牽頭推動八達通豁免電子消費券交易所需的手續費及商戶安裝有關設施的費用呢？

其實，該計劃公布後，市場——亦包括市民——提出了許多意見，當中有意見指，如果派發次數太頻密，會否造成許多不便，又或令市民消費的彈性受影響呢？

因為如果太過碎片式地介紹，大家可能會感到少許混淆，倒不如一次過，給我們一點時間，讓我們與相關營辦商談妥後，在適當時候——以在暑假登記為目標——把所有情況說明清楚。

大家從我剛才的答覆中也可看到——以及在我們與市場溝通時也知道——其實今次很多商戶已立即致電該4家營辦商詢問詳情。所以，商戶的反應是積極的，營辦商的情況亦積極，在這方面，我們會持續與營辦商溝通，看看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優化。

因為假設有人能夠動輒退貨來套現，亦導致不能帶出消費的效果，又或該本地消費是否真的是本地呢？

政府打算發放電子消費券的對象包括年滿18歲的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但這計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有一些人會因為個人限制，而無法消費的人未必能夠享有這種權利。例如長期居住在安老院舍的長者、長期病患者，以及更重要的是現時在囚的本地居民。所以，我想問局方，就一些因為各種限制而無法消費的群體，究竟當局有否考慮相關的政策，令到他們也可以享受這個既有的權益呢？
主席，很感謝鄭議員對社區一些受不同情況或條件所限制的市民的關心。

在人方面，年滿18歲、在香港居住的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均符合資格，所以在囚人士也包括在內。

然而，如果在5,000元以上再多加3,000元，即市民接種後便再多給他們3,000元消費，便可能會多加一個誘因，局長會否再考慮多加3,000元電子消費券作為誘因，令市民接種疫苗呢？
多謝議員對我們的工作，即回應民意、回應議員質詢的認同。剛才你說的情況，我相信接種疫苗牽涉一個更大的公共衞生政策，所以，是否與金錢掛鈎呢？

因為正如我剛才在回答第三項質詢時，很多議員都關心政府要拿很多資源來支持一些受影響的市民或行業，而其實那些支持或甚麼政策也好，都只是一時而已。

主席，我所代表的體育和文化界有很多培訓和表演活動皆因為政府抗疫防疫的需要而關閉，被迫停止營運，他們是受到疫情影響的一個嚴重的部分。業界其實很期待消費券的計劃可以鼓勵市民參與不同的文化和體育活動，亦希望能藉此協助業界復蘇。但是，在現時計劃下，業界要採用4家電子支付系統裏其中一家才會能夠受惠。

主席，就陳克勤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截止昨日，全球已接種超過11億劑新冠疫苗，即平均每100人已接種15劑的疫苗。隨着不同地區落實疫苗接種計劃，並陸續發布臨床使用者數據及免疫反應，我們將能掌握更多有關不同種類疫苗的效能及質素資料。特區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個別地方、國家及經濟體就接種疫苗後的證明、認可及核實安排，以及考慮以接種疫苗為減免檢疫的條件。有關"疫苗護照"的安排需要各地政府之間商討，考慮因素包括相關地方的疫情發展、衞生防控措施，以及疫苗接種情況等。隨着世界各地的疫苗接種率快速提升，我們留意到某些地區正考慮或已公布對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減少甚至免除檢疫期。特區政府亦已公布考慮到一些地區的疫情穩定，公共衞生風險較低，政府將根據"疫苗氣泡"的概念，調整對曾在海外極高及甚高風險地區以外逗留的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

按經調整的B組、C組及D組指明地區的要求完成檢疫的人士，將需要在完成經縮減的檢疫後進行7天自我監察及強制檢測。特區政府現正全力推展疫苗接種計劃。較高的疫苗接種率，會令我們可以更有條件與各地商討恢復跨境出行的安排。二現時，全球流行着數種變異病毒株，包括最初在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株"B.1.1.7"、在南非發現的變異病毒株"B.1.351"及在巴西發現的變異病毒株"P.1"。一般來說，研究顯示現有疫苗能有效應對非變異病毒株，而對不同變異病毒株的有效數據則因不同疫苗而異。就香港所提供的兩種新冠疫苗，復必泰疫苗能有效應對"B.1.1.7"英國及"P.1"巴西變異病毒株，但對"B.1.351"南非變異病毒株的保護力則稍遜。至於科興疫苗，有關藥廠正於巴西進行大規模研究，將會有更多有關應對變異病毒株的效能數據。就本港近日錄得的第一宗於本地感染，涉及變種病毒株的無源頭確診個案，本港兩款認可疫苗在體外測試中對有關個案涉及的兩種變種病毒依然有效。變種病毒株的傳染性較高，接種疫苗已經是刻不容緩，市民務必盡早接種。政府已經採購及於今年供港的疫苗，數量足以應付我們於今年為全港大部分市民提供疫苗的目標。另一方面，我們亦開始考慮採購新一代新冠疫苗，以及規劃本港下一輪疫苗接種計劃。我們期望新一代疫苗可以有更好的保護效能，而疫苗對變異病毒株的保護力，亦會是我們以後認可及選購新冠疫苗的重要考慮。雖然現時仍未能準確預計新一代疫苗何時面世，我們已開始與各地疫苗供應商探討為香港提供對變異病毒株保護力更強的新一代疫苗，以配合我們下一輪新冠疫苗的接種計劃。三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調整各項社交距離措施。在餐飲業務方面，我們為食肆提供4種運作模式的選項，在選項下會因應員工和顧客有否接種新冠疫苗及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而放寬有關處所的營業限制。

我們亦放寬群組聚集的限制，包括婚禮、宗教聚集及周年股東大會等按照條例或規管性質文書舉行的商務會議，前提是參與人士須至少完成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旅行團中不多於30人的群組聚集，亦可在有關前線員工已經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的前提下重新舉辦。政府會密切留意疫苗接種計劃的進度及"疫苗氣泡"的落實情況，並因應疫情發展，適時調節有關措施。

不過，一些後續的措施和配套似乎跟不上，例如當局要求某一類特定人士進行定期檢測，但派發的樣本瓶非常不足。

主席，我記得自己3月中在此詢問行政長官，何時才可讓接種了兩劑疫苗的人士往內地和澳門時免受隔離檢疫，當時行政長官說政府早已開始與內地部門商討，仍在商討中。

主席，美國總統拜登早前宣布一項目標，希望7月4日前有最少70%國民接種一劑疫苗。他指出，如果成功，將會朝着恢復正常邁出重要的一步。反觀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並不太理想，局長剛才說約為15%，顯示仍然有很多人對接種疫苗遲疑不決。陳克勤議員詢問政府有甚麼新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局長的主體答覆提到餐飲處所、酒吧等有一些新措施鼓勵員工和顧客接種，但我覺得這些新措施未必能達到政府期望，令接種率大幅增加。更令人擔心的是，本地近日出現變種病毒個案，隨時引發新一輪疫情，規模可能比以前更大。所以，接種疫苗對於提供保護免受感染是很重要的。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雖然現時仍未能準確預計新一代疫苗何時面世，我們已開始與各地疫苗供應商探討為香港提供對變異病毒株保護力更強的新一代疫苗，以配合我們下一輪新冠疫苗的接種計劃。"我想問局長，可否透露政府與供應商探討新一代疫苗的情況？

下一輪接種計劃目標為何？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時採購的兩款疫苗總數為1,500萬劑，這數量足夠香港市民今年使用。所以，我較早前已說過，政府今年會提供這兩款疫苗。

其實，我相信全球科學家亦正在探討，我們一定會繼續跟他們探討，以期為香港市民再購買疫苗時會採購一些保護力更強的疫苗。
主席，我很早之前已向特首表示，為讓已接種疫苗的市民和遊客往來低風險地區，政府應該盡快爭取疫苗互認，減少或豁免檢疫期，所以我十分支持"疫苗護照"。我亦從不同渠道了解到，內地對"疫苗護照"持有者可以減少或完全豁免檢疫期的憂慮，主要是有不少人在接種疫苗後沒有顯著抗體反應。所以，局長，我提議落實"疫苗護照"的附帶條件，一定要同時檢驗血清，確保有某程度上的抗體才可以免檢疫。主席，香港過去兩周，在入境完成21日檢疫加上驗測3次的規管下，仍遺漏了8宗變種病毒個案，流入社區。

若有接種疫苗，但兩次抗體驗測有差別，亦要送入醫院，因為接種疫苗後便應有抗體，但如果驗測兩次，而該期間抗體有差別，便與疫苗無關，而是該期間潛伏的病毒發作。我提出的這兩項條件或建議，局長會否考慮？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若有最新資料，當然會適時公布。

有朋友很同意，他亦說："難道接種疫苗只是為了去酒吧？"亦有一個說得很押韻的，他說："唔通打針防疫，只係為咗堂食？"我不知道局長就此有否實質的行動。

所以，現時除了已接種兩劑疫苗的在14天之後可以豁免檢測，即一些恆常的檢測或一些強制檢測可以免卻之外，其實我們現時正積極探討一些方案將檢疫時間縮短。這方面，衞生防護中心和我們的專家正在積極探討，我們一有方案便會盡快宣布。

《汞管制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汞管制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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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中港兩地的跨境婚姻十分普遍。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為數不少的香港男士在港領取無結婚紀錄證明書後，到內地結婚成家。2003年，內地實施自由行，於是便有更多香港男士和內地女士的跨境婚姻改在香港註冊。這些中港家庭，一般選擇在香港團聚。其後，隨着內地經濟起飛，在近10年來，更興起香港女士和內地男士結婚的熱潮。根據統計，2017年於本港註冊的婚姻中，香港女士與內地男士的結合佔了三成。兩地情緣選擇在內地註冊的，為數也不少，而且越來越多中港家庭選擇在內地團聚。如此，30多年下來，中、港兩地確實存在許多跨境婚姻的家庭，當中同時在內地和香港擁有物業的不計其數。然而，這些家庭一旦出現問題，夫妻離異告終，則如何在中、港兩地善後，頓成嚴峻的挑戰。根據香港司法機構的數字，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向香港家事法庭提出離婚的案件總數為68,374宗，當中涉及跨境婚姻的離婚案件約佔18%，即平均每年有4,000多宗。一直以來，中、港兩地法院不能相互承認和強制執行關於跨境婚姻和中港家庭案件的判決。

一旦《條例草案》獲通過，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經登記後，便可在香港法院強制執行。同樣地，香港法院的婚姻或家庭案件判決，亦可在向內地法院申請認可後強制執行。如中、港兩地可相互認可和執行相關的法院判決，便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其後，政府於2019年3月完成公眾諮詢，並於2020年12月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等到今天終於有望三讀通過。

兩地有關婚姻與家庭判決的法律至今仍有很大差異，而由於兩地就上述事宜作出的判決，彼此互不承認，亦不會強制執行，所以，夫婦一旦婚姻關係決裂，如果其中一方移居內地不履行判決，利益受損的一方就要在內地重新提出訴訟，以確保自己的權益。如果兩夫婦同在內地並經判決離婚，當中又涉及贍養費及子女的監護權、探望權，若其中一方帶同未成年子女來到香港，亦可能違反內地的判決，在內地的一方就要來港提出訴訟。所以，在"一國兩制"下，如果我們早日協調好，透過一個登記指明命令、互認及執行兩地判決的機制，便可讓兩地互認彼此有關婚姻及家庭案件的判決，亦可減少就同一項爭議再提出訴訟的需要，既節省時間及費用，也可減輕當事人承受的精神壓力，保障跨境婚姻各方及家庭的利益。

在具體操作上，《條例草案》是要在香港訂明機制，以登記內地法院作出的婚姻或家庭案件判決中的指明命令，承認內地離婚證，以及利便各方向內地法院申請承認和強制執行由香港法院作出的婚姻與家庭案件判決。代理主席，根據律政司提供的數字，其實在過去3年，即由簽訂《安排》起計，向香港家事法庭提出的68,374宗離婚案件當中——剛才張宇人議員也有提到——關於內地婚姻的案件就佔了18%，即差不多每5宗離婚個案就有1宗屬於跨境婚姻，在3年間總共有12,000宗，平均每年4,000宗。代理主席，我不是法律專家，《條例草案》的工作看似簡單，但礙於兩地的法律用語不同，都要稍為作出適應，但問題並不大，所以就出現了司長稍後提出的修正案。《條例草案》一旦獲得通過，取得內地婚姻或家庭案件判決的一方，便可向區域法院提出登記申請，以登記該內地判決中的一項或多項指明命令；完成登記後亦可由法院執行命令，前提是有關判決在內地仍然生效。

若香港法院信納有關申請符合要求，即會命令登記及執行有關命令，屆時在港的另一方就要按命令履行責任。

代理主席，我當初加入法案委員會時，在審議《條例草案》之初，我也想起很多家庭的真實情況，例如以我過往服務的舊區深水埗區為例，我看到很多涉及兩地婚姻的夫婦遇到很多矛盾和問題，例如太太可能來港數年，帶同年幼子女居於"劏房"。夫婦一旦離婚，其實最可憐及最難處理的就是子女，他們的撫養權及贍養費該怎樣解決呢？太太亦可能會帶子女返回內地，一家人就這樣分開了。我希望《條例草案》通過後，可以減少他們處理婚姻及家庭案件程序的需要；最少有了兩地判決互認安排，其中一方便不用再在內地提出訴訟，亦可減輕離婚對雙方及未成年子女所帶來的影響。話說回來，在新法例實施後，涉及分隔兩地的夫妻因離婚而衍生的婚姻財產分割糾紛或贍養費追討等個案，都會受惠於這項法例。最後，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亦希望當局可以盡快實施，並向兩地的法律專業、社福機構及不同層面人士進行更多宣傳推廣，讓這項法例可更有效地保障有需要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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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訂有關《安排》的目的，是要為中港兩地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建立機制。在內地，有關《安排》將透過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而實施；在香港，則要透過本地立法；而在雙方完成內部有關程序後，便會共同公布有關《安排》的生效日期。

在今年1月22日，內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艷麗女士於在北京舉行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民商事司法協助實踐的報告》發布會上表示，隨着兩地經濟聯繫更密切，市民在兩地均有資產的情況不斷增多，跨境婚姻家庭糾紛大量增加。過去3年，當事人向香港家事法庭提出近7萬宗離婚案件，當中約八成涉及內地婚姻。她預計，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互認安排與民商事案件判決的互認安排生效後，兩地法院約九成的民商事案件判決將有望得到相互認可和執行。

在過去30年間，兩地跨境婚姻的夫婦接近100萬人，結婚數字累積近50萬宗，相等於香港家庭住戶比例的兩成，佔香港整體婚姻約44%。同時，香港的離婚率亦持續上升，現時大約每3對夫婦便有1對離婚，所以香港的離婚率之高，名列全球第七位，相信當中涉及不少跨境婚姻。由於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聯繫越來越頻繁，加上粵港澳大灣區正積極發展，可以預期跨境婚姻及相關的家事糾紛將會日益增加。不過，香港和內地的家事法律和程序存在不少差異，雖然大家的法律原則均是致力保障家庭各成員的福利，以及有效解決離婚夫婦之間的糾紛，但香港和內地在離婚程序及理據、財產處理、子女安排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所以一直以來，跨境婚姻在尋求香港和內地的婚姻和家事糾紛案件判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上，均遇到極大困難。

我想談談這宗案件的內容，其實這宗個案涉及當事人單方面欲將子女跨境帶往中國內地所帶來的種種爭議。案中母親擅自將子女帶往內地，父親提出上訴，反對家事法庭的判決，即法庭拒絕頒下最終管養令將子女管養權判給呈請人。當時有關當局無法在中國內地直接執行由香港法院判出的管養令，所以情況極不理想。因此，上訴法庭亦指示香港社會福利署尋找他的子女當時的下落，以及對他們的居住和就學安排進行調查，但該名母親當時沒有回覆社署的信函，而父親亦不願意支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提供的服務，因此，問題持續出現。當時上訴法庭認為當局應設定目標，在2018年年底將相關的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但是，及至2021年的今天，《條例草案》才產生，並在立法會會議上予以審議，所以我極希望可以盡快完成處理今天的立法事項。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在香港訂立機制，讓當事人申請登記在婚姻或家庭案件中作出、並載有指明命令的內地判決，申請登記在香港承認內地離婚證，以及向香港法院申請核證在婚姻或家庭案件中作出的香港判決，並在內地尋求承認和執行有關判決。所以，有關法例生效後，雖然香港和內地的家事法律和程序有不同的地方，但透過建立雙方互認和強制執行的機制，日後的跨境離婚案件中涉及的子女撫養權和財產分配等問題，我相信將能非常容易地處理，亦可節省不少時間和費用，減輕當事人的精神壓力等。代理主席，香港與內地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的實踐，包括《條例草案》涵蓋的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強大力量，有效維護香港《基本法》的權威，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安定，以及香港市民的福祉。我期望在完成今次立法、落實執行有關《安排》後，特區政府下一步能夠繼續完善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體系，以及與內地建立有效的信息互通平台，便利兩地進行司法協助工作，為粤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的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反對的請舉手。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第1至42條，以及附表1至4。
律政司司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2、8、11、16、17、19、24及26條，以及附表2及3。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司長發言，但她在現階段無須動議修正案。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及附表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表決修正案。

現在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及附表納入《條例草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3至7、9、10、12至15、18、20至23、25、27至42條，以及附表1及4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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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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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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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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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政務司司長分別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及《死因裁判官條例》，動議兩項擬議決議案：第一項議案：批准《2021年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及第二項議案：批准《2021年死因裁判官規則》。議員已獲得通知，由於兩項議案均旨在調高出席刑事訴訟程序及死因研訊的證人的最高津貼額，本會會合併辯論這兩項議案。辯論結束後，本會會逐一表決兩項議案。我提醒議員，這項合併辯論的時間，最多4小時，每位議員可發言一次，最多5分鐘。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第一項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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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第二項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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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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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法案。本會恢復《2021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代理主席，今天我發言支持麥美娟議員提出的《2021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我支持《條例草案》的背後原因很簡單，四個字：公平公義。眾所周知，"劏房"業主對租客的收費可謂五花八門，除租金外，還有水電和雜費等。業主賣水賣電，收費比水務署和電力公司還高，一般租戶除了首12立方米的用水不會獲免費供應外，更要每立方米食水向業主繳交15元至18元不等，遠遠比水務署現時標明的價格，即4元至9元，高出很多。所以，在剛公布的"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報告亦清楚說明，指"劏房"居民的水費中位數是每度水13元，足足是水務署價格的3倍。另一方面，租客無從得知水錶度數是否準確，有時只是業主說多少他們便要付多少，也有些業主會要求租客每月繳交定額水費，金額是300元至400元不等。我做了多年社區工作，經常探訪街坊和"劏房戶"，他們都告訴我，除了租金昂貴外，水費和電費等額外收費亦非常高昂。

雖然現時《水務設施規例》明文訂明禁止出售用水，但卻容許業主有空間自行釐定徵收的水費，當中有不少業主便聲稱自己所收的水費包括維修水喉、保養等額外收費。所以，現行法例確實有矛盾和漏洞。因此，我支持這次修例。修例的內容，主要是訂明任何人如以超過所定的用水收費出售供水以供給他人，即屬違法，可被判處第3級罰款。正如我剛才提到，在新例實施後，請水務署真的要想想如何落實執法，除了接受投訴外，是否亦應進行調查？

大家都知道"劏房"住戶得到的保障很少，他們不敢主動投訴，怕投訴後會被人趕走，因此，要靠有關部門進行調查，但有關部門究竟能否做到這件事呢？很多條例都靠政府執行，究竟這些條例是否真的確確實實獲得執行呢？所以，我希望有關部門考慮增加人手進行抽查和搜證的工作，否則，這項法例最後便會變成"無牙老虎"，這不是我們想看到的。所以，在經修訂的條例生效後，請當局看緊一些，透過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實質情況，並在一段時間後進行檢討，以了解進展。此外，我自己亦期望今天本會通過上述法例後，當局可以盡快實施新規定並作出宣傳。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杜絕一些不良業主——其實大部分業主都不是不良業主，但有部分人不懷好意——濫收水費來謀利，希望從而可以減輕"劏房"居民的壓力。老實說，"劏房"的問題，當然不只是濫收水電費和雜費，還有大家經常關注的租金過高、樓宇失修、渠務、消防、環境衞生惡劣等問題。這些已經是老問題，我們要逐一正視和解決，所以，我要在此重提，"劏房"租管的立法有迫切性，是刻不容緩的，跟這項與水費有關的《條例草案》同樣重要。代理主席，政府在4月份提交有關"劏房"租管的文件，當中臚列出一些工作小組的報告內容。

早兩天，尖沙咀又再次有圍封行動，這顯示出——我們十分擔心——舊區大廈有關環境衞生的設備做得不好，最後是會影響我們的。

代理主席，這項《條例草案》令政府有法可依、有法可執。

現時，"劏房"租客和業主出現糾紛爭議，往往面對政出多門、投訴無門和無法可依的情況。

我在發言的最後部分會加添一些討論。麥美娟議員認為，該規例目前的規定變相容許部分"劏房"業主隨意向租戶收取水費。當然大家也知道，尤其作為立法會議員更為清楚，絕大部分業主也有濫收，否則怎會平均計算後總是得出"齊頭數"。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絕對明白私有產權或有人投資甚至經營"劏房"，這也是投資的一種。在本港未有法例禁止經營"劏房"的情況下，業主們用盡法律的漏洞，我們是無法處理的。但是，出於情理，香港的居住問題已經非常嚴峻，還要在水、電費百上加斤，"劏房"住客簡直是"苦、苦、苦"。剛才有議員提到，政府設立了一條投訴"劏房"業主濫收費用的舉報熱線，現時一經定罪的罰款為1萬元。不過，事實證明，有不少住戶向我們反映，舉報之後，最後律政司也不作檢控。政府解釋，法例容許業主向租戶收取水費單上的金額，以及其他相關合理的費用，例如保養和維修供水系統等。這本來有相關性，但如果"劏房"業主濫收費用圖利，現時檢控原來也有難度，只可以指責業主無德、無品、無同理心。當然，他們要賺錢便難有同理心，只可以透過法例來做。今次我們一位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我認為這是一個好開始。最近政府也有就租務管制一事前來拉票，我們會支持租務管制，但我擔心數件事，就是我們當然希望減輕"劏房"租戶的經濟壓力，但同時我希望政府聽清楚，我不希望"劏房"成為居住階梯，讓政府將來更加合理化"劏房"。因為，"劏房"，特別是在我服務多年的九龍西，也曾接二連三發生嚴重火災，甚至造成人命傷亡，一次意外便奪去八九條人命，在近期的油麻地大火中，也有接近10名尼泊爾人被奪去性命。在這種情況下，它一定不僅關乎費用或把"劏房"作為房屋階梯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當中亦有安全問題，例如業主這樣分隔出"劏房"，令每個單位也設有廁格所帶來的負荷問題，這便是我最擔憂的事情。所以，任何改善建議我一定支持，但如果將來把"劏房"作為合理的房屋階梯，我不會贊成。我記得當發展局上次與我們討論"劏房"的租管問題時，我亦提出了剛才所說的憂慮。代理主席，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很想告訴政府，每當談到"劏房"，說要改善機制、改善法例時，我希望它們真的可以提高自己的層次。例如，我們多次提出，亦曾"N次"向運輸及房屋局提出，甚至帶同陳帆局長前往例如石硤尾，該處屬舊區，又有一大片空地，其實只要政府願意拆牆鬆綁，我所指的"鬆綁"除了是樓宇高度外，便是指原區安置，但政府只會官僚地拋下一句"不行的，一定要當區居民出去一同排隊，重新審理"，結果當區居民當然反對。拆牆鬆綁是指思維，腦袋不要太死板，要活化。局長現時在席，還有運房局，不單是發展局。

所以，我想告訴局長，追本溯源，必須增加房屋供應，讓相對基層及較貧困的市民更快遷入公營房屋。

現時有接近11萬"劏房戶"，當中有一部分除面對無良業主瘋狂加租外，亦遭到他們巧立名目，濫收水電費，這實為社會的悲哀。《水務設施規例》早在1970年代制定，訂定了各項關於供水的規定，當中包括法定水費的安排。政府多年來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但隨着社會環境轉變，衍生出很多新的居住情況，亦由此凸顯出有關水費的問題。市民繳交的租金越來越高昂，但居住環境卻越見狹小，"劏房"、"棺材房"及"太空房"應運而生。

時至今天，仍有這麼多基層市民居住在不適切的居所，實在令人欷歔。我認為房屋問題不單涉及"劏房"問題，也是貧窮問題。

可是，漏洞卻出現了，因為同一處所的內部供水則屬例外，換言之，無良的"劏房"業主可透過巧立名目及壓榨手段，要求租戶支付額外費用。對於這種做法，我真的不能認同也不能接受。

老實說，在這情況下，政府根本無法保障基層市民的居住權，亦無法捍衞他們的應有權益。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很多無良業主確實透過不同方法巧立名目，包括剛才提到在水費金額計入單位內部的維修項目費用。

因此，麥美娟議員今次提出是項《條例草案》，既可令政府覺醒，明白必須切實處理這問題，亦希望能促使政府多加思考，探討如何解決相關問題。代理主席，我一直有跟進不適切房屋的議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落區探訪"劏房戶"，看到有一家四口居住在面積不足100平方呎的地方，月租卻竟高達6,000元。

我常問這是否香港今時今日必須面對的居住問題？老實說，我認為政府有決心處理問題，但卻力度不足。

此外，我也要提醒發展局的同事做好宣傳工作。我常說即使有極其完善的政策，但當局若宣傳不足，不能深入基層，腳踏實地，也只會徒勞無功。

我亦注意到"一法立，一弊生"，我們雖完全理解制定是項法例的需要，但亦深信在立法後會出現剛才所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總會有無良業主透過不同方法再次試圖巧立名目。因此，希望局長能替我們把關，密切留意市場變化，提防一小撮無良業主在政府這邊廂立法後，便在那邊廂鑽空子，另尋方法繼續牟取暴利。

可是，在覓地建屋的過程中，特區政府的工作確實出現很大落差，希望局長能快馬加鞭。我今天提出成立專責小組的建議，是因為眼見很多積壓個案急須處理。韓正副總理曾指出，必須先達致全社會共識，再配合完善的頂層設計、長遠規劃，然後才能大手筆處理及逐步實現。局長，社會已就此問題達成很大共識，只要政府果斷作出決定，便能處理種種問題。代理主席，我再次重申，期望《條例草案》能盡快獲得通過，而政府亦能加快執行，減少在真空期內對基層"劏房戶"的影響。

首先必須交代，是項《條例草案》是由本會麥美娟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目的是禁止私人物業的業主，尤其是無良的"劏房"業主向基層租戶濫收水費。由於《條例草案》內容涉及政府的政策，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必須取得特首的書面同意才可正式提交立法會處理。據我了解，政府相關部門最初對《條例草案》有點抗拒，但由於香港的"劏房"問題越趨嚴重，無良業主向租戶濫收水費的情況越趨普遍，政府最終決定支持有關的立法建議。特首並同時簽發書面同意，繼續由麥美娟議員推展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的工作，而不像以往般由政府接收議員的立法建議，提出政府法案。有關做法除了顯示政府願意聽取民意、採納議員提出的建設性建議，也反映出行政立法關係的改善，尤其是在"攬炒派"退場，立法會恢復正常運作後。隨着香港的選舉和議會制度進一步完善，我期望政府一方面展示更積極、果斷、主動的行政主導管治，另一方面則與立法會加強溝通，認真聆聽議員的意見，同心同德為香港市民謀福祉。回頭談談《條例草案》的內容。現行《水務設施規例》已明文禁止業主出售來自水務設施的用水，但向內部供水系統的用戶收取或收回水費，則可在法例下獲得豁免。麥美娟議員提出的修例建議，目的是規定業主只能按水務署訂定的收費水平向租戶收回水費，多收一分一毫均屬違法，希望藉此杜絕無良"劏房"業主向租戶濫收水費的問題。有關的立法建議用意良好，條文寫法亦相當簡單，可惜現實世界的情況往往並非如此簡單。

另外，如所涉"劏房"的供水系統甚至"劏房"本身屬非法搭建，租戶向當局投訴業主濫收水費，又會否擔心可能會導致自己無水可用，甚或需要遷出違法搭建的"劏房"，因而令他們根本不敢舉報呢？運輸及房屋局現正就實施"劏房"租務管制訂定相關法案，當中包括規定"劏房"業主與租客簽訂標準租約，訂明業主除租金、按金、水電費等基本和合理收費之外，不得向租戶濫收其他雜費。

代理主席，我提出上述情況和問題，並不是要向麥美娟議員或運輸及房屋局潑冷水，而是希望有關的立法建議最後能真正幫助基層租戶，懲治相關的無良業主。在這方面，剛才已有議員表示希望政府的執法工作小心、到位，而不會最終變成針對奉公守法的良心業主製造麻煩，導致部分業主選擇退出市場，令"劏房"供應減少，租金不跌反升，更多基層家庭找不到安身之所，但對於那些唯利是圖、無視法紀的無良"劏房"業主卻無計可施。代理主席，要解決香港的"劏房"問題，真正幫助基層市民改善生活和居住環境，大家也知道立法規管始終是治標不治本，大幅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才是良策、上策。無論是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私人住宅還是過渡性房屋，均必須加快、加碼推動和興建。另外，市民最不希望看到政府淪為土地方面的"大嘥鬼"。正如最近才向立法會申請工程撥款的重建女童軍總部暨青年宿舍項目，便拖沓了10多年才真正動工，而西區警察宿舍項目更先後歷經近20年。這些市區優質土地被不同部門按一些既定程序互相推卸，結果閒置10多年依然未能動工，導致浪費珍貴的土地資源，令人慨歎。代理主席，隨着香港社會由亂至治，政制發展得以撥亂反正，立法會恢復高效、高質的運作，行政機關亦必須加快步伐，提升施政績效，戒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官僚文化，洗脫公務員系統給市民緩慢和推卸的形象，尤其是在土地及房屋相關的發展計劃和審批流程方面，更必須切實精簡，加快後再加快。

代理主席，眾所周知，香港的房屋供應嚴重不足，樓價和租金高企問題嚴重，觸發社會深層次矛盾，乃至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劏房戶"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居住環境惡劣，令人觸目驚心。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他們每平方呎的租金比一眾豪宅更貴，最差的居住環境，但最貴的租金。更令人憤怒的是，在租金高昂的情況下，部分無良業主仍然貪得無厭，繼續在水費方面對沒有議價能力的弱勢租戶上下其手，濫收水費。這是我們一直非常痛恨的問題。麥美娟議員這次提出的《條例草案》，正正針對濫收水費的問題，為"劏房戶"發聲，紓解他們的壓力。香港工會聯合會立足基層，關注基層的住屋問題。水費當然是問題之一，但我們希望在這次對《水務設施規例》的修訂後，當局能夠進一步作出規管。

當然，這是急市民所急，同時也是為了防止濫收水費，不平則鳴，是"劏房"居民的一個喜訊，亦反映出香港工會聯合會是最貼地氣的。但是，與此同時，歡喜之餘也有失望，所以實在有百感交雜的感覺。

第二，其實"炒水"只是香港投機文化的冰山一角，今時今日的香港，有甚麼不能"炒"呢？

"炒"風其實直接影響民生，而且"炒"風引起物價飛升的問題，也導致一些勤懇生產和工作的基層和中基層"打工仔"追不上生活水平。香港社會漸漸不再重視生產力，香港變成一個國際炒賣中心，還要是炒賣民生的中心。

大家也理解，居住在"劏房"的居民也是弱勢一群，他們的生活十分艱困。雖然一直有法例禁止業主濫收水費圖利，但政府部門的執法效力，大家實在有目共睹。更離奇的是，租戶投訴無門。在法例未有保障的情況下，政府竟然無動於衷，反而將責任推卸給租戶，請他們訂定租約時說清楚。很有趣的是，電視經常賣廣告，說辦法總比困難多，但要求政府辦事，卻困難總比辦法多。究竟"劏房"居民有多艱難呢？政府不能夠再視若無睹，同時也要面對弱勢社群議價能力不足的問題，這是現實的情況。當然，大家會問，是否推出防止"炒水"的法例便可以一勞永逸，可以改變這個巧取豪奪的文化呢？事實上，大家也知道，"劏房"租金直迫豪宅，"劏房"租金才是問題最大的根本。代理主席，眾所周知，"劏房"的居住環境不僅狹窄，而且水費和電費也被人提高，"劏房"亦存在一些隱患，例如疾病的傳播、電力和消防等問題，過去曾發生大小意外和悲劇，例如火災和爭執，亦曾發生傷人和命案。但是，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劏房"仍然有增無減，因為香港的樓價實在太驚人，無法"上車"或付不起租金的市民，也逼於無奈要居住於"劏房"，這是一個扭曲的社會現象。正當香港十分強調要宜居宜業的時候，外國有調查指出，香港連續11年成為全球最負擔不起的住宅市場，市民不吃不喝20年至30年，才可以擁有自己的物業。另一方面，也有報告指出，香港最少有51萬名千萬富翁，當中超過七成資產分布也是在物業，並且預計他們的財富未來會繼續增長。所以，"劏房"問題發展至今，不但反映出房屋供應出現問題，更反映出社會炒賣風氣盛行，是一個令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及扭曲的產物。代理主席，我們當然不想香港被"攬炒派"騎劫，變成一個"攬炒"都市。但是，當民生也直接受到炒賣風氣所影響的時候，這又是否另一個"攬炒"的問題呢？再者，這個投機的文化是否還可以無限期延續下去呢？不少基層市民都是"餐搵餐食餐餐清"、"手停口停"，如果資本傾斜的現象及文化繼續產生社會的不公不義，在資本的強權下，市民無論如何努力都分享不到經濟的成果。多年來，香港得到西方社會所謂"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這個名稱很美麗，但事實上，只是掩飾政府獨善其身及對貧苦大眾冷眼旁觀的一塊遮醜布。這幾年，政府默許"劏房"濫收水費的問題和漏洞，可見政府其實對於基層的關心並不足夠，同時亦繼續信奉"小政府、大市場"及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教條的思維。我在此大膽預測，即使今天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但如果政府繼續逃避責任，市民安居樂業的目標仍然是遙不可及。代理主席，去年中國內地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的目標，以精準的扶貧方式，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何謂"兩不愁、三保障"？包括農村的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而且令農村的貧困人口得到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及住房安全的保障，消除了絕對的貧困，縮窄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這個困擾中國數千年的問題終於邁進歷史的新階段。

至於香港政府，除了口號式強調香港的經濟要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外，民生問題又要跟隨國家發展的大方針，做好自由市場的平衡，因應市場的變化調整政策。但是，對於資本勢力的盤根錯節，特區政府又是否有信心迎難而上，解決市民所急的民生問題呢？一句到尾，今天的《條例草案》縱使獲得通過，亦有賴相關部門嚴厲執法，如果有法不執，就會出現好像我們北角區的衞生環境問題。

在抗疫期間這個關鍵時刻，要清潔一些衞生黑點或解決街道的雜物堆積而引起鼠患、蚊患等問題，竟然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我要感謝麥美娟議員，為基層市民提出這項議員法案，真正為民請命，絕對值得支持。事實上，這次立法還有重大意義，現在立法會再沒有"拉布"，社會又沒有"黑暴"，立法會可以快速地為社會作出貢獻，這次立法正是一個好例子，我期望這些貢獻陸續有來。這次《條例草案》禁止以超過水費的價錢出售用水，違法人士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會被罰款1萬元。現時水務署收費為首12立方米免費，其後按用量遞增，每立方米介乎約4元至9元。然而，根據統計，"劏房戶"現時大多數要繳付15元一立方米，而且沒有免費額度。基層市民收入已經不多，現在竟然還要繳付高昂水費，實在是十分荒謬。社會過去雖然知道這些弊端，但一直束手無策。政府忙於應付反對派的攻擊，而社會輿論亦聚焦於政治問題上，以致應該做的事，政府都不敢做，令香港民生百病叢生。雖然這次《條例草案》由議員提出，但政府反應快速，亦是成功立法的重要原因。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如果涉及政府政策，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事實上，議員要求提出有關政府政策的私人條例草案，政府通常也有很多政策考慮，過往難以得到政府的批准。不過，這次完全不一樣，行政長官很快便以書面同意麥美娟議員提出議員法案。其實政府這次批准議員提出議員法案是相當罕見，正正顯示出政府改善施政的決心。事實上，政府正研究推出多項有關民生的立法工作，包括引入海外醫生、加強舊式樓宇的消防安全，以及制訂"劏房"租務管制等。今天這項議員法案正配合"劏房"租管政策，希望政府藉着社會現在回復正常，盡快為民生做多一些工作，解決社會種種矛盾，顯示出政府的良政善治，爭取市民支持。最後，我希望有關部門可以落實執法工作。我留意到有團體擔心，如果部門沒有決心主動執法，法例也只是"無牙老虎"，即使"劏房"租戶明知道被濫收水費，但為免被業主趕走，可能也不敢舉報。所以，政府必須督促有關部門做好執法工作，而且更應廣泛宣傳，讓"劏房"業主不敢以身試法，"劏房"租戶亦可知道自己的權益。

政府認同麥議員提出的修訂可以減低部分不良業主向分間樓宇單位租戶濫收水費的機會。我們亦相信有關修訂可以幫助水務署更有效執法，政府因此歡迎有關修訂。水務署一向非常關注是否有濫收水費的情況，當接獲投訴或舉報時，會從速作出跟進和調查。此外，水務署亦會主動巡查懷疑分間樓宇單位，調查有否濫收水費的情況。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有人違反有關法例，水務監督一定會對有關人士提出檢控。我們相信經修訂後的規例可以增加對部分業主向租戶濫收水費這無良做法的阻嚇力。剛才有不少議員關心宣傳和執法方面的情況。代理主席，為了讓業主及租戶明白經修訂後的條文及相關刑責，水務署未來會透過一系列的宣傳推廣活動，包括約見"劏房"關注團體及地產代理組織、製作宣傳單張和海報派發予住戶，以及在署方網頁上發放相關的資訊等，以加強宣傳業主收取租戶水費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事項和鼓勵他們申請獨立水錶。水務署亦已在其熱線增設特定選項，方便市民舉報濫收水費的個案，所以我在此希望議員可以放心，我們一定會積極、認真地執法。有議員亦關心更廣闊的"劏房"租務管制事宜，在這方面，相關的研究工作小組已在今年3月底向政府提交報告。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由運輸及房屋局牽頭，亦表示會仔細及積極地考慮有關建議，希望可以盡快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條例草案。至於議員今天的意見，我相信我們的同事一定會作適當考慮。亦有議員關心"劏房"會否被正式計入房屋供應的一部分，從而減低了在其他方面的供應，在此我可以清楚地說，議員無須擔心。參考運房局10年期的《長遠房屋策略》，"劏房"被我們定義為不適切的居所，從來不會將其當成房屋供應的一部分，反而讓這些不適切居所的住戶盡快離開，住到更好的地方，是我們計算未來房屋需求時一個重要的元素。最後我想說的是，我非常同意不少議員說，歸根究底，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才是王道、正道的做法。我今早已說過，我在此不厭其煩地說，下星期我們的新界北發展研究會在立法會作討論，盼望議員也會支持。新界北連同——去年12月很感謝大家支持了我們——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研究，這兩個地方是我們未來土地房屋供應的主要來源。我們會努力，盡我們一切努力，將工作從速做好，希望議員能夠支持。代理主席，政府歡迎有關修訂，亦再次對麥美娟議員表達我們的謝意。

因為我的答辯也有時限，所以我想用我的發言時間回應剛才同事的發言。首先，我要多謝行政長官、發展局局長和水務署的同事，因為我的私人條例草案能夠走到這一步，是有賴不同官員的協助，也要得到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書面同意，我才能夠提出。剛才梁美芬議員說要恭喜我，其實我也認為我這次能夠提出私人條例草案需要多謝很多有心人。

所以，我們在2017年已經開始提出這項私人條例草案。當然，陸頌雄議員沒有我那麼幸運，我很幸運，因為我跟負責的部門，即水務署的同事有很多溝通。

其實，水務署的同事都承認"劏房"租戶特別受到無良業主的壓榨，所以他們都承認這個問題需要解決。雖然他們當時並非很雀躍地接納我的建議，但起碼他們沒有拒絕，即不會好像陸頌雄議員般，建議立即遭攔截，我仍然有機會遊說他們，也有機會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但是，很可惜，大家知道過去數年，我們的議會一直受到政治問題困擾，我們根本沒有有用的議會時間，可以讓我們討論這些民生問題。所以，最近很多人說，我此時提出正合時機，但其實我不是剛剛提出的，已提出很多年，只是以前大家聚焦政治議題，沒有人理會這些民生問題，以致這些民生問題不能在議會上有時間討論。所以，我首先要多謝水務署的同事，他們認同我們是要解決"劏房"租戶被壓榨的問題。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律政司的同事知道我只是把2020年改為2021年，內容不改，他們在很短的時間立即發出批准，然後我便以此批准立即去信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辦公室也一樣，在數天之內已回覆並發出書面同意，所以我們才能趕及在3月時首讀，然後在今天進行三讀。

大家看看公務員團體內，因為我今次的修訂條例草案，水務署的同事、律政司的同事、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同事、發展局局長，還有議會的同事，大家也會為基層市民做事，大家也覺得這件事有需要處理，我們便去處理，只是以往社會上太多政治爭拗，我們這些有心人才沒有機會真正為社會做一些事。

此外，很多同事指出，經過今次法例修訂之後，業主可能不再收水費，但改收另一些費用，這個我是同意的，只要一個人仍然有貪念，心腸仍然壞，一定會想到方法騙人錢財和賺錢。所以，我要藉此機會跟社會上所有已經賺取很多金錢的人說，無論他們是業主或是甚麼人，請他們關顧一下社會上有需要關顧的人。

如果業主有良心，這數百元已足夠小朋友每天吃一個橙了。

反對的請舉手。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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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3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麥美娟議員發言。

代理主席，我十分感謝所有同事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這項修訂得到大家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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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1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麥美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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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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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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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

盧偉國議員動議的"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議案。

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盧偉國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謝偉銓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旨是促請特區政府因時制宜，制訂配套的政策及措施，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代理主席，所謂"因時制宜"，"時"就是時勢，只有正確理解當前的"時勢"，才有可能制訂適宜的政策及措施。當前最顯著的時勢，莫過於把握國家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策略帶來的機遇，特別是配合共建"一帶一路"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由此衍生的對專業服務的殷切需求。國家在今年3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當中第十章第三節是關於"深化服務領域改革開放"，主要內容包括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全面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條件；完善支援服務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創新適應服務新模式和產業融合發展需要的土地、財稅、金融、價格等政策；健全服務品質標準體系；構建高效協同的服務業監管體系；鼓勵從業人員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和鑒定等。我認為，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這些具體表述，同時亦為香港專業服務的未來發展帶來啟示，讓我們明白到未來既有巨大的發展機遇，又面臨種種具體的挑戰。代理主席，香港歷來都是"五流"匯聚之地，"五流"是指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和服務流。同時，香港在工程、建築、環保、金融、法律、檢測認證、工商貿易、創新及科技等專業服務均達到國際水準，具有國際化經驗及網絡。而香港最獨特的優勢，是實施"一國兩制"，對參與國家發展有"近水樓台"之利，能夠搭建不同的合作平台，例如集資融資平台、高端專業服務平台、新興產業平台、商貿促進平台，自然亦包括高端專業服務平台，這是我們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的潛在優勢，簡言之，即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毫無疑問，要將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的各項潛在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機遇，有賴於社會各界創新思維，通力合作，制訂適宜的政策及措施。

其次，完善支援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促進大灣區互通共融與創新，發揮集聚效應。特區政府應該與大灣區相關政府部門群策群力，就專業服務發展目前面對的各種體制障礙和區劃限制，設法打通經脈，在行業對接、資訊溝通、資源配置等方面加強協調，以專業化、法治化和國際化促進三地專業服務業融合發展，切實達致資源分享和優勢互補。

因此，特區政府應推動建立大灣區專業服務人才互動的高效機制，並充實大灣區青年人才庫。一方面可推廣"大灣區人才卡"、"專業人士通行證"等，並在稅收、出入境通關、執業限制等多方面消除壁壘，便利跨境執業，促進專業人士在粵港澳的充分流動。同時，致力拓展"一試三證"的範圍，即通過一次考試可以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認證、港澳認證及國際認證，推廣相關培訓和考核。為此，我再次促請特區政府設立青年專業發展基金，資助青年報讀專業課程及考取專業資格，包括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執業資格，以擴大青年專才的發展空間。綜合以上所述，香港確實具備發展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的潛在優勢，但要將機遇轉化為現實的合作成果，是需要社會各界，包括政府層面和工商專業界加倍努力，與時俱進，以新思維和新視野制訂相應的政策及措施，促進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和服務流，為本港各類專業人才和大、中、小型企業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並為新一代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遇。代理主席，澳門特區政府昨天宣布設立融入國家發展工作委員會，以統籌澳門參與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短、中、長期的總體設計及工作部署，由澳門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相關主要官員。我認為是非常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參考。代理主席，我稍後會就謝偉銓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補充意見。我謹此陳辭，呼籲議員同事支持我的議案。

正如原議案指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專業服務業，包括我代表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帶來龐大的發展機遇。早於當選立法會議員前，我便以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身份，成功爭取內地與香港的估價測量專業，落實成為首個專業資格互認。但是，純粹取得內地相關專業資格，不等於可在不同省市執業和承辦建設項目。"打開了大門，還要打開小門"。因此，我在2018年聯同盧偉國議員，以全國政協身份去信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爭取讓港資建築及工程專業企業直接參與內地的建設項目。內地近年先後通過CEPA的補充協議、《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前海、橫琴、南沙，以至整個大灣區推出的多項惠港措施和先行先試計劃，逐步放寬香港建築及工程企業和相關專業人士在內地執業的限制。今年1月1日起實施《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士在粤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試點管理暫行辦法》，更為兩地專業服務業企業資質互認開創先河。在發展局轄下的兩份建築及工程顧問公司名冊上的香港企業，經過簡單的登記備案程序，便可以直接在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提供專業服務。對此我再次向兩地政府，包括發展局，表示感謝，並呼籲香港業界踴躍登記備案。

兩位分別代表其專業界別，過往亦有為其界別提出很多意見，正如剛才兩位議員提及在CEPA中，爭取專業於內地市場准入方面打開一片天。因此，我相信今日的發言能更確切地探討如何為專業界別再開創更多商機。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服務型的經濟體。過去二三十年，我們不單是一個不斷擴展並成功的服務體，而且可以說是一個越來越邁向專業、多元及國際化的服務型經濟體。服務業，尤其是當中的專業服務，可以說是今日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我希望在辯論之初，就政府如何看待專業服務在這經濟體中所具備優勢，提出數點看法。簡單來說，我認為香港的專業界別有以下4個優勢。第一當然是專業水平，不單是高且專，而且具有國際認可的地位，這是顯而易見，亦為世界各地公認。第二，香港的專業服務建立於國際化的服務平台上，很多專業不單有本地的專業人才，亦能吸納在國際上符合香港專業水平的人才一同工作，因此，這是國際服務的平台。

在2019年的時候，中央政府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出了8項措施，這些政策措施方便了香港居民到大灣區的城市發展，也加強了大灣區的人流、物流等方面的便通。

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無論工程界或很多市民也留意到將軍澳的跨灣大橋工程。

所以，我今天想說的其中一種"通"，就是海事工程如何互通。這些船隻有大型躉船、接駁艇等。

然而，如果開拓整個大灣區市場，甚至整個內地，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因為在全球的海事工程裏，我可以說內地已經是數一數二的。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些船隻要由內地來港協助進行工程，但由於船種的設計很特別，申請來港需要經過審批，往往可能需時數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坦白說，如果一項工程要耗用數個月申請一艘船來港的話，會拖延多長時間？無論時間或成本也會很多。

因為香港未來有一個"明日大嶼"計劃，我相信這些大型船隻在此計劃內會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不單船隻的牌照互通互認，駕駛者的牌照也可以。由於每位議員就議員議案的辯論只有5分鐘發言時間，所以我只想舉一個有關海事工程的例子，是"新鮮滾熱辣"的，也是未來越來越重要的。香港若要發展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有多個範疇需要注意。

我認為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議題，亦感謝謝偉銓議員提出修正案。我發言是支持兩位議員的原議案及修正案。主席，我們知道香港接下來最大的機遇便是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發展。如果我們要做到配合國內及國際雙循環，在這些發展上，最重要就是在這些區域內達致互聯互通互認。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想特別提出，並希望政府留意的是，我認為如果香港要發展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希望我們的專業服務在大灣區及"一帶一路"中都能夠做到我剛才所說的互聯互通互認，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有法律基礎的數碼基建，這是我們最需要做到的事情。在數碼基建方面我可以舉數個例子，有些我們已開展，有些則仍須繼續努力。首先，在電子簽名方面，香港與內地其實已有一定基礎，因為我們早前已制訂了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辦法，所以現時有些行業已經開始使用電子簽名，但老實說，是否所有行業都了解和應用得上呢？

另外便是電子工商登記，我們現時可以在網上確認個人身份，但企業或公司的身份至今其實也是未能確認的。

在各方面一步步地推動這些數碼基建時，其實並不是由香港自己做，而是必須與內地商討互聯互通互認。我們經常指出，在接下來這些發展上應該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除了與大灣區的城市互聯互通互認外，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利用我們與國際的關係，在"一帶一路"上也可以進一步推動互聯互通互認。在各個方面，我認為現時在整體配合上，仍然未可以說是做得相當好。因為，如果大家回看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例如在這段時間無法通關，單是與內地的問題，已經涉及很多公司的生意及有很多合約無法簽訂。

可說如果我們沒有具法律基礎的數碼基建，做到互聯互通互認，其實接下來有很多跨境事宜也是無法做到的。其實，香港就此已經踏前了，有一定的優勢，所以一定要落實執行，但由誰負責與內地商討互聯互通互認，我認為現時各個政府部門似乎各自為政，但在這方面如果想做得好，便需要高層的協調和推廣，在香港亦需要向各行各業進行更多推廣，特別是在專業服務及教育各市民和行業方面。

主席，我發言支持盧偉國議員的議案。盧偉國議員和謝偉銓議員剛才已全面地講述資格認證、共同發展各種產業等方面，我不會在我的5分鐘發言中重複，我主要集中談論法律方面。主席，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城市和特別行政區，亦兼具與內地文化相通、地理相鄰，以及中西文化匯合的優勢。在2018年，香港法律服務輸出總值達到3億8,600萬美元，按年上升4%。香港是向內地和外國企業提供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理想平台，包括仲裁和調解。法律專業人士及爭議解決專業人員在處理國際商業法個案方面經驗豐富，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絕對有發展的優勢。在2019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一共處理503宗爭議解決個案——我自己亦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員——處理的爭議總值達364億元。因此，香港絕對可以作為亞洲國際法律服務的樞紐。香港的執業律師及大律師超過1萬人。截至去年年底，我們有931間本地律師行，另有92間外地律師行。我想在此說說，我1987年、1988年時在北京，當時看不到多少間國際律師行，北京只有美國律師行，他們吃了"頭啖湯"，所有中外合資的大型項目也是由外國律師行負責，香港律師行很少分到一杯羹。然而，我們今天有"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特別是在大灣區，我們更有語言上的共通。所以，在此情況下，如果香港仍然落後於其他人，便說不過去。我記得最初簽訂CEPA時，新加坡也很想有類似CEPA的安排，內地專家和決策者一直跟我們說，內地開了門給香港的專業人士——特別是律師——他們卻不懂得耕耘，肥水總是流到別人田。所以，我們在專業上究竟遇到甚麼困難呢？國家現在綠燈全開了，包括2019年前海已很歡迎擁有普通法背景的香港律師和法律教授參與涉及普通法的案件。

然而，對於香港的情況，我自己在法律界這麼久，看到我們在mindset和思維上仍有不少障礙；特別是年輕的律師和大律師，我覺得他們好像跨不過自己的心魔，總覺得內地的制度落後，但自己生意不夠，又不敢踏出這一步。當然，他們不包括不少早已當上先鋒的法律界同業。所以，我寄語香港的法律界，如果真的想"肥水不流別人田"，我認為他們一定要"望世代"；例如無人機、議員剛才提到的電子化等，我們一定要追上去。第二，一定要"望國際"，這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即普通法和國際法。

大家都看到，香港近數十年之所以這麼成功，不但有賴市民的辛勤努力，亦有賴祖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我們是一個外向型細小的經濟體，但是背靠祖國騰飛的經濟增長，再加上內地和海外企業，一直渴望透過香港作為跳板，接觸到海外及內地金融市場，促使香港的專業服務在這幾年都能高速增長。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片福地，我們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健全的司法制度、簡單低稅制、高效金融監管等優勢，只要我們能夠好好把握作為內地與全球經貿聯繫的橋樑，必定能夠持續高速發展。所以，我們不能單靠自己，必定要緊貼"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兩大國策，除繼續發揮自己一直以來具備的優勢以外，更要破舊立新，因時制宜制訂新的政策配合國家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經濟高速發展。主席，香港金融業是四大支柱之中最為舉足輕重，支撐着我們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

要發展香港成為區域金融專業服務中心，我認為擴大互聯互通是至關重要，不但要繼續加強金融產品，政府亦應該制訂與時並進的政策，將其互聯互通層面擴展至我們的專業人才、中小型券商，讓香港擁有專業資格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機構，只要符合規定，就能更順利到內地發展，參與內地經濟大循環。主席，內地經濟從投資和出口拉動，轉換為以內部消費為主體的內需拉動，進一步提升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有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內地居民對於專業服務的需求將會與日俱增。香港政府應協助本地專業人才及企業積極抓緊新機遇，讓企業能夠參與國家的大發展。

談到香港的專業服務，我相信大家也會覺得我們真的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香港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92%，亦是全球最服務型導向的經濟體之一，有超過227,000人從事法律、會計、建築工程、資訊科技、廣告等服務性專業，所以我們真的有很好的根基。但是，如果我們的目光只局限於香港，這些行業的增長空間，無論如何總是有限。所以，我們真的必須要把我們的目光和眼界放得更廣和更遠，特別是用在國家給我們的政策和優惠上，包括我們現在的大灣區"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這樣才可以充分發揮我們的專業服務業，我們的專業人士和年輕人才可以有更好及更大的舞台一展所長。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妥善制訂配套政策措施，協助我們業界及年青人抓緊發展機遇是非常重要的。我個人特別關心現時年青人的就業問題。在去年2020年，20歲至29歲青年的失業率達9.9%，差不多10%，失業問題亦揭示香港長期以來忽視產業多元化發展，除了我們恆常提到的四大支柱行業外，其實我們的青年人也沒有太多選擇。我記得我還在唸書時，很多時學生也是修讀金融科目，人們經常說金融是最好的出路，又或是攻讀其他專科或醫生等，所以在短期內如何能協助香港青年找到就業機會，大灣區是其中一個好的出路。特區政府在今年1月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截至4月7日已有275間企業提供2,000個職位空缺，其中超過一半是創科職位，收到大約5,700個網上求職申請，可見反應是非常熱烈的。我個人亦很關心這方面，過去曾多次質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至勞工處，如何能把配套做好一點，因為他們正正是我們的先頭部隊，願意參與該計劃，到內地開創出一條新的希望出路。事實上，有不少年青人其實真的不抗拒返回內地發展。我記得我以前唸完書回港後的首份工作是前往大灣區工作，當時真的是人生路不熟，真的需要有多些指引。當然，現時特區政府願意發展這些計劃是好事，但我更覺得不能單靠一個就業計劃，我們可能提供薪金支持，其實如何能把配套做得更好及制訂更好的政策，讓他們可以真正學有所長及有所發展才是更重要。相反從青年人的角度看，其實對他們也存在一定的挑戰，因為他們選擇了走這條路，他們原本在香港可能看到有穩定的發展，但返回內地對他們可能是一個新挑戰。所以，我們如何讓這批年青人到內地這些工作崗位，可以獲得更好的機遇，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專業，我覺得是同樣重要。

香港航運業的發展歷史悠久，擁有全面的海運業群，現時有大約900家與船務相關的公司在香港營運，為本地、內地，以至海外業界提供各式各樣的海事專業服務，包括船舶管理、船務代理、船務經紀、船舶融資、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仲裁等。為促進海事高增值專業服務的發展，業界多年來一直要求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在上一個立法年度，政府終於先後落實向船舶租賃業及海事保險業提供稅務優惠，並在香港海運港口局轄下成立海運業務委託人專責小組，以研究一些能夠吸引更多海事企業，如船舶管理人、代理及經紀等落戶香港的稅務優惠。代理主席，以稅務優惠促進產業的發展並不是甚麼新措施，但業界要爭取多年才得以落實，措施略嫌滯後。為能夠在具發展潛力的海事產業分一杯羹，鄰近地區除提供稅務優惠外，還會利用"銀彈"政策。今年3月，新加坡便宣布投放相等於約1,100億港元發展海事產業，當中包括向從事海事科技業務的中小企業提供"加碼"資助，希望成為海事技術的"矽谷"。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能與業界多些溝通，就海事發展早着先機，並推出快、狠、準的有利政策。在眾多的海運專業服務業中，海事仲裁是具有龐大增長潛力的業務。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是以普通法為依歸，並由成文法作補充，《紐約公約》亦適用於香港，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更獲得超過160個該公約的締約國執行，香港具備條件發展為區內主要的爭議解決中心之一。"一帶一路"的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帶來無限商機，商業紛爭在所難免，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向中央政府爭取，讓香港成為解決"一帶一路"建設專案投資和商業爭議的指定調解及仲裁中心，以配合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繼續提出的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目標。至於在修正案中提到專業資格互認的問題，我知道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正就業界的專業資格互認與內地相關單位溝通，但我特別想提的是跨境商用重型車司機。現時，跨境重型車司機需要分別考取香港和內地駕駛執照。既然《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強調區內的融合，而現時持有有效私家車駕駛執照的香港居民，已可免試換領內地駕駛證，在內地駕駛私家車，我希望政府能夠爭取讓持有有效香港重型車駕駛執照的香港居民，如果受僱於跨境運輸公司，同樣可獲免試換領內地相關車輛的駕駛證，相信這有助紓緩香港正面對跨境司機嚴重短缺的問題。

但是，根據我們向一些專業服務業界人士了解，其實香港有很多專業服務在內地的發展，雖然不是寸步難移，但進展仍然有些緩慢，當中的原因有很多種，除了資格互認方面還有待改善之外，有個別的專業服務業界人士，以及到過前海或大灣區開拓市場的人士均表示，大灣區的市場比較成熟，成本較再北上的一些地方為高，他們認為生意可能未必那麼容易做，他們對此有所擔憂。

面對業界這些說法，我認為政府能多做一些宣傳或解說工作的話，其實便可以打破這方面的憂慮。我認為在特區政府在如何因應《十四五規劃綱要》之下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利用好香港與內地及國際的連通優勢，抓緊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都是非常重要的。

代理主席，以法律界為例，內地於去年通過了一項決定，容許擁有5年以上資歷的香港律師在通過特定考試之後，取得大灣區的執業資格，從事民商事的內地法律事務。

可以在內地執業，對香港律師未來的發展都有莫大的好處，因為他們會有更大的市場，也可以......透過這項新措施，他們可以回內地發展，進一步拓展他們的事業安排。其實，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把握機遇。就着通過了有關考試，將來在內地有執業資格的人士，特區政府應該向內地爭取，安排多些關於內地法律的實務培訓的課程，為他們提供更多有關在內地法院處理民商事法律事務的實務知識，幫助他們預備在取得執業資格後，便可以在內地更有效地開展他們的工作。這對於法律界的專業發展來說，是一定有需要的，所以，我在這裏作出有關這方面的建議。

本人感謝及支持盧偉國議員及謝偉銓議員提出議案及修正案，讓本會有機會通過辯論，促請政府審時度勢，配合"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專業服務的殷切需求，善用本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及國際化經驗及網絡，制訂配套政策及措施，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為本港各類專業人士和大、中、小型企業謀求更多發展機遇。香港現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一直與內地的發展和需要緊密相連，國家發展大局的演變催化出香港經濟的新局面。《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內地與香港於2003年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內地和香港多年來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不斷擴闊CEPA的內容和範疇。事實上，2019年11月21日簽署的CEPA修訂協議已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和更新關於便利服務貿易的承諾，並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的門檻。合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例如建築師、結構工程師、律師、醫生，可以通過CEPA兩地資格互認或考試的安排，獲取內地的專業資格。此外，該等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如受聘於內地的相關企業，可以在指定的內地省市註冊執業、開設建築設計或結構工程等事務所，或與內地事務所以合夥或聯營等模式經營。律師事務所可以合夥方式聯營，提供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務，並與內地合夥人分擔經營成本和分享利潤。該修訂協議已於去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本人期望政府可逐步擴大專業人士的覆蓋範圍。特首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首選平台和重要節點，並加強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合作，致力為業界開拓更大市場。特區政府正探討與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合辦高層圓桌會議，善用香港的國際經驗和專業優勢，探索優化現代企業管治及加強科研應用等工作，相互協作以提升'走出去'的競爭力；並於未來一年開展'內地企業伙伴交流及對接計劃'，安排內地企業與香港專業服務界別交流對接，促成合作，並深化雙方的能力建設，提升項目的國際化、市場化和專業水平化"。代理主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大會上的致辭中提到"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要求。他說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

事實上，香港既有祖國強大的支持，又具備國際化的專業管理人才，在併購重組、金融、會計稅務、法律服務及建築領域上，香港專才濟濟，而"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正正需要大量知識型人才，建立人才庫，匯聚本地、內地和海外人才，為"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發展作好準備。

代理主席，如前所述，疫情為國際經貿帶來新格局，社會民生也出現了新常態。

香港必須把握內地構建內外"雙循環"，並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帶來的新機遇，聚焦內地市場商機，並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了協助和推動港企優勢產品擴大在內地的內銷、拓展進口分銷業務，從而協助內地進一步擴大內需，並搶佔內地這個具有潛力的市場。事實上，特區政府近年針對大灣區的發展方面，做了不少政策措施以協助業界發展。在商貿方面，最近推出的有"GoGBA"這個一站式的支援平台，又在深圳設立了香港貿易發展局大灣區服務中心，協助港企把握大灣區的商機，並在大灣區內推廣本港服務和科技行業等。然而，鑒於現時本港的疫情尚未穩定，我擔心這些措施會否因而受阻，影響執行進度。期望政府盡力徹底落實措施，積極推行。

至於與大灣區合作的另一產業，就是旅遊業。相對本港而言，內地的疫情穩定得多，而香港旅遊發展局評估在跨境旅遊恢復初期，預料旅客首先會到短途的市場旅遊。因此，旅發局應該先集中資源在大灣區市場進行推廣，吸引當地旅客來港度假。除此之外，政府亦應該積極推廣及與大灣區合作，在區內發展"一程多站"的旅遊服務，多設計旅遊組合產品，吸引遊客。為此，就逐步與其他國家合作方面，積極的考慮"旅遊氣泡"。旅發局在海外宣傳香港旅遊新安排的一連串活動和項目，並且研究"疫苗護照"，讓持有"疫苗護照"的入境旅客免強制隔離或檢測限制，提供便利的簽證等。與此同時，政府亦應該向內地和澳門"來港易"的旅客爭取雙向免隔離，讓更多旅客有機會來港參與和內地合作的旅行團，以拯救本港的旅遊業。然而，代理主席，我們必須強調，無論政府當局和業界針對內地市場的政策得到多少支持，疫情反覆也會影響效果。近期看到印度的疫情如此嚴峻，相對接種疫苗進展順利的國家，能夠讓人民恢復正常的生活，我再次呼籲香港市民早日接種疫苗，為己為人為社會，幫助控制疫情，希望早日恢復國際交流活動，使社會運作恢復正常，以及讓經濟有所發展。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擁有透明有效的普通法法統，並且香港專業服務業奉行國際標準，具有競爭力。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香港成為外資進入中國的門戶，以及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這造就了香港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蓬勃發展，成為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共僱用約57萬人，貢獻約佔本地生產總值12%。並且自2009年至2019年這10年期間，香港專業服務業累計增長7%，高於本地GDP 5.6%的增長。代理主席，放眼未來，香港專業服務業須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下個5年規劃國家重要策略中尋求機遇，共同發展。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已有171個國家及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205份合作文件，涉及項目範圍非常廣闊。香港政府亦推出多項措施，包括上個月由財務委員會通過的增加"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15億承擔額，並擴大資助地域範圍，涵蓋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今年，香港更是獲得國家支持爭取首批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互聯互通夥伴關係方面，香港多元、高水平的專業服務業可協助國家促成基礎設施"硬聯通"及規則標準"軟聯通"。在建設綠色發展夥伴關係方面，可以借鑒政府發行綠色債券的經驗，爭取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代理主席，《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2019年出台，"十四五"規劃更是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完善"雙循環"。香港專業服務業注定大有作為，不僅能繼續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更可與大灣區高價值產業合作，深化產業對接，並抓緊國家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的商機。國家對香港實行最高水平開放，允許香港服務業在內地投資互聯網數據中心，並設立獨資醫療機構。這些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香港專業服務業必須持續提升質素，拾級而上。政府應該推廣專業服務業的"香港品牌"，以及加強對專業服務業的跨界別支援。此外，通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應該持續深化服務合作。接下來須進一步完善兩地專業資格及企業資質互認機制，將蛋糕造大，實現雙贏。對於青年專業人才，政府可效仿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通過在大灣區提供行業實習或短期職位借調，加強彼此的認識及認同，並在香港認可相關工作經驗。代理主席，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型經濟體，與國家發展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不但短期有利於香港走出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陰霾，更關乎未來長期香港融入國家"雙循環"，促進現代服務業配合傳統產業升級及便利新興產業。

事實上，近年不斷出現很多不利香港的因素，包括中美貿易戰、"黑暴"及疫情等，全部均有可能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打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面對各項挑戰，必須設法提升競爭力，維持國際地位。要維持國際地位，香港其實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當中包括更好地裝備香港，例如推動香港專業服務持續發展，此舉可吸引世界各地投資者來港，同時又可為國家發展服務。所以，今天盧偉國議員提出"發展香港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的議案，我絕對支持。香港將來的出路除繼續發展金融之外，參加"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都是香港的重要機遇，這些發展需要大量專業服務，特別是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目前國家的專業服務尚未能完全與國際接軌，又或缺乏國際經驗，香港在這方面可作出貢獻。所以，香港確實有必要推動專業服務的持續發展。事實上，香港保險業雖然屬於金融範疇，但也有不少專業性保險，包括再保險、財險、產險及大型工程保險。由於具備豐富的國際經驗，將來亦可對"一帶一路"建設作出貢獻。香港發展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對香港維持國際大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有很重要的貢獻。自從中美關係惡化及"黑暴"事件後，香港受到國際社會很多無理的攻擊甚至制裁，令人擔心會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國際化是香港的命脈所在，香港必須設法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我一直提倡發展總部經濟，吸引國際投資者來港做生意，目標其實亦正在於此。至於發展成為專業服務中心，亦是為了達到相同目的，因為只要香港專業服務有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便可吸引國際專業機構來港，同時吸引國際專業人才來港工作，並可帶動國際資金來港，為金融中心提供全面的配套。另外，專業服務原本就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很多人從事有關工作，大學生均希望可投身這些行業。不過，由於香港經濟已進入成熟期，大學畢業生即使得到專業資格，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發展機會未必很理想。假如香港能夠發展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擴大市場空間，一定可以創造更多專業職位，為專業人士提供發展機會，亦讓更多年青人投身專業工作，得到上進的機會，相信這可減低年青人對社會的不滿。謝偉銓議員今天提出的修正案載有多項建議，例如要求政府完善香港與內地的專業互認機制，將更多未獲內地認可的香港專業納入互認範圍，同時建議開放更多內地建設項目予香港專業人士參與。謝議員是專業界別的精英，當然明白專業的需要，如果他的建議能獲得採納，相信一定可為專業服務帶來重大的貢獻，對發展區域專業服務中心有莫大幫助，希望政府可認真加以研究。

代理主席，我十分支持盧偉國議員的原議案及謝偉銓議員的修正案，兩者均勾劃出香港最重要的靈魂。香港向以服務性行業締造本地的GDP，所佔比重超過94%。有人認為此情況未免過於側重服務業，但以現時的世界潮流、香港的定位和人才，以及我們所能使用的面積，這條路並沒有錯。當然，中國大陸更加多元化，並不單單依靠服務業，而要依靠第一產業亦即農業來養活14億人口，亦要依靠第二產業即工業，否則便不能在2019年試出真章。所以，從國家層面而言，內地是寬闊得多，但國家也認為有需要提升服務業。由此可以證明，服務業是朝向現代化及進步國度發展中的必經階段，但不能偏向一面而放棄另一方面，要有綜觀全局的概念。

香港曾於2009年參與建立前海，當時深圳的人大代表帶領當地一群高級幹部，以前瞻性的口吻向我們表示，前海的建立實際上是用以支援香港。

盧偉國議員，你現在可以就修正案發言。
代理主席，對於謝偉銓議員就原議案提出的修正，我再次表示感謝。事實上，在致力推動本港建築工程專業服務的發展方面，我和謝議員不但有很多共識，亦不時攜手合作，最顯著的例子是謝議員剛才提到，我和他在2018年4月底聯名致函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議進一步放寬港資建築及工程企業參與內地工程建設的限制，獲得住建部積極正面的回應，同意逐步放寬，並利用CEPA機制實現。其後兩地相關部門繼續協商，我亦曾參與香港工業貿易署與國家商務部在香港的會談。及至2019年11月，相關的CEPA《服務貿易協議》完成修訂並簽署，讓香港企業與專業界別以更優惠待遇開拓內地市場，而經修訂的《服務貿易協議》已於2020年6月1日開始實施。香港的發展局其後亦公布香港特區兩份名冊，包括建築顧問公司和工程顧問公司的名冊，讓香港相關專業註冊管理局的註冊專業人士可通過備案方式，在大灣區內直接提供服務。另外，橫琴和前海亦先後接納香港的工程承建商及專業建築工程人士在當地開拓業務。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亦於去年12月進一步發布新措施，涵蓋香港建築工程企業和人士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的具體安排和細節。香港業界對此非常重視和歡迎，亦期待各項先行先試的措施可持續優化，並逐步推廣至內地其他地方，相信這亦是我和謝議員共同致力達到的方向和目標。代理主席，我和謝偉銓議員所反映的是工程建造業界多年來的共同訴求，包括完善香港及內地的專業資格及企業資質互認機制，爭取更多內地建設項目開放予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參與，支援香港青年專業人士到大灣區就業和創業，加快提升香港及內地企業與專業服務業"走出去"的競爭力，與相關的香港專業團體緊密溝通及合作，避免閉門造車等。因此，我認為謝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與原議案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希望議員同事予以支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各位議員，首先，我感謝盧偉國議員和謝偉銓議員提出動議，以及15位議員先後就這個重要的課題發表意見。我引用其中一位發言的廖長江議員所提出的一個簡單但切題的意見，就是若要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域專業服務中心，當中既有機遇，亦有挑戰；機遇是要掌握，挑戰是要克服。

整體來說，15位發言議員所提出的意見，我們大致贊同。特區政府認為唯有大力鞏固和推廣香港在專業服務的優勢，我們才能把握大家所提出的，無論在國家、香港或國際上的機遇。我會在總結發言就議員提出的數方面作出回應，包括就國家大政策如"十四五"規劃、"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CEPA、經濟支援、法律，以至創科和鼓勵青少年方面，稍後兩位同事亦會就各自範疇作出補充。

內容可以說是"有新有舊"，有些是我們固有的優勢，有些則是新發展的潛質。

盧偉國議員在辯論中提出，利用"一帶一路"建設作為專業發展的重要平台。這與香港在國家大政策下，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首選功能平台和重要節點絕對一致。

雖然有疫情，但這些工作並沒有停頓。政府同時建設多元平台，促進香港的工商及專業服務與內地及世界各地的企業對接，讓香港專業服務業界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作用。政府與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均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至今已經舉辦了5屆，無論是出席人數以至參與的國家代表，每年都有增加。去年因為疫情關係，我們不能舉辦實體的"高峰論壇"，但仍以網上形式舉辦，有超過6,000位來自80個國家的企業和專業人士參與，其間亦舉行了700多場、涉及超過240個項目的對接會，為專業界別提供很多商機。

而每年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或在年中與中央不同部委，包括國資委、商務部或發改委舉行的活動中，我們至少有一次能夠與他們帶領的國家企業互相對接。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亦回應了剛才有議員，包括陳振英議員所提及要求與中央部委和內地企業對接方面。

我們每年與中央部委的交流中，除剛才提及的業務性質的會議外，亦包括與中央發改委牽頭設立的一個聯席會議。中央方面，去年由發改委牽頭，有16個部委參與；而香港方面，由商經局牽頭，亦有15至16個單位。除政府部門外，亦包括與一些政府相關的機構如貿發局，共同進行這工作。可見在業界交往之上，政府與中央部委亦有一個聯繫機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牽頭和協調。

自2019年年初《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之後，特區政府一直與中央及區內政府單位緊密協調，行政長官亦參與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反映香港業界包括專業界別的意見。領導小組先後通過多項普及惠民及便利香港不同界別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當中有扶持專業界別的措施，包括剛才很多議員提及的資格互認、執業監管等方面的進一步開放措施。政府會繼續加強與內地當局的聯繫，跟進大灣區建設整體政策的推進，以至個別措施的公布和實施，共同全面落實領導小組所訂立的各項措施，以及加強香港在推動大灣區建設的角色和尋求不同領域，包括專業服務方面的政策突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獲得大家的支持下，已成立大灣區辦公室，加強統籌和協調各政策局和部門在大灣區建設方面的工作，確保相關政策措施的協調性和一致性。同時，大灣區辦公室會繼續與本地的持份者，包括不同專業服務界別保持密切溝通，聽取相關意見，透過策略性的宣傳推廣活動，加深社會各界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鼓勵各界積極參與，開拓機遇。

自簽署CEPA以來，商經局和工業貿易署幾乎每年都會作一次廣泛諮詢，就各行業在市場准入方面如何進一步推進徵詢意見，亦透過相關政策局吸納不同意見，整理之後由商經局與商務部討論。

剛才周浩鼎議員也提到我們有一個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這其實是一個資助計劃，是商經局支持本港專業團體和人士對外推廣和提升專業水平的一項措施。PASS提供高達九成的財政資助，支援專業團體進行交流、推廣、提升專業水平等。一直以來，局方和轄下部門也會不時聯絡不同界別，鼓勵他們利用這些資金。當一些專業團體有人事轉變時，當我們與新一屆交談時都會鼓勵他們盡量利用PASS這個計劃。

除了剛才列舉的數個基金以外，貿發局、駐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和投資推廣署，都樂意和這些專業團體合作。我就大家提及的數個專業範疇作回應。在法律專業方面，我聽到梁美芬議員、周浩鼎議員都提及法律界別，律政司是這方面的第一負責單位。《十四五規劃綱要》特別提及香港要建設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律政司亦正與內地相關部門密切聯絡，致力在大灣區落實更多有關法律服務的開放措施和新措施，充分發揮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律政司代表亦已在3月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匯報相關工作，因此，我只會扼要轉述律政司給我們的意見和有關進展。在法律服務方面，近月有幾項突破性的措施惠及整個香港法律界發展，包括剛才梁議員提到的"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合資格的香港執業律師在通過考試後只需經廣東省律師協會集中培訓並考核合格後，便可申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此外，在深圳前海的港資及外資企業可以約定民商事合同適用的法律。律政司正尋求中央支持把這些措施擴大至整個大灣區，並探討在大灣區實施"港資港法、港仲裁"。在調解服務方面，隨着大灣區的各項發展計劃逐步落實，並配合在大灣區對於爭議解決服務的推廣，律政司預料爭議解決的需求將會逐步增加。仲裁、調解及其他爭議解決服務亦將會被更廣泛地應用在有關大灣區的事宜中。2020年，粵港澳三方通過設立大灣區調解平台的方案。大灣區調解平台將研究制訂統一的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及相關標準，促進三地各自設立當地的合資格大灣區調解員名冊。另外亦會研究制訂跨境爭議的調解規則最佳做法及調解員專業操守的最佳準則。在仲裁服務方面，律政司積極落實多項措施以期完善香港的仲裁服務，包括：a香港與內地在2019年簽訂了保全措施安排，開創新格局的安排容許6間香港合資格申請保全措施的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可以代表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及b《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

葛珮帆議員和容海恩議員同時提及於創新科技方面，不論是數碼基建、電子簽名、工商登記、大數據和數字經濟等方面都具備潛力。這些都是較為新興的服務業，甚至是一項專業，我知道創新及科技局會在CEPA的框架下，探討能否進一步推廣檢測驗證等工作。

我們會將這方面意見轉達予創新及科技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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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工作，可以加深他們對內地市場，以至對國家發展機遇的認識，協助他們建立人脈網絡。對於他們日後選擇回港，還是在內地發展事業，都有所裨益。另外，民政事務局已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為獲選的青年創業團隊提供資本資助，同時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包括協助他們落戶位於大灣區的雙創基地。所有有意創業而符合資格的香港青年，包括青年專業人士，均可因應他們的發展需要透過申請資助在大灣區內發展。計劃的獲資助非政府機構名單已於今年2月公布。

剛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就議員提出的意見作出了整體的回應，接下來我會就建築及工程相關專業方面作扼要的補充。我特別想提及的是盧偉國議員和謝偉銓議員較早前亦有提及的，在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試點管理暫行辦法》，這《管理暫行辦法》是政府、香港業界與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多年努力合作的成果。在這安排下，特區政府兩份建築及工程顧問名冊上的公司，以及在香港相關專業註冊管理局註冊的專業人士，可以透過簡便的備案方式，對應內地相應的資格，不需要再應考任何考試，就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提供服務，參與內地的建設發展。為宣傳和推廣這個這麼好的安排，發展局聯同工程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別多個專業學會在過往一段時間馬不停蹄，舉辦了多場宣講會，讓業內的專業人士和企業充分了解備案措施的詳情。此外，發展局網頁亦增設了一個一站式平台，除了介紹相關的大灣區新措施，亦提供連結至內地相關網站和工程招標通告。未來，我們會繼續向業界推廣有關措施，亦會繼續協助相關企業和專業人士向內地部門辦理備案手續。我們了解香港的相關界別和專業人士對大灣區《管理暫行辦法》這項新安排表示高度支持。為吸引更多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參與大灣區發展，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議，探討能否進一步在大灣區九市推出試點項目，包括更多採用香港工程管理模式，借鑒香港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推動大灣區的高質量建設。另一方面，政府已先後與廣東省3個自貿區，包括前海、橫琴和南沙簽訂合作協議書，推動兩地業界在專業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當中，前海和橫琴已推出與大灣區《管理暫行辦法》相類似的便利措施，除顧問公司外，其涵蓋範疇更闊，亦涵蓋承建商。下一步，發展局會與南沙的相關單位研究，希望能夠早日推出相約的措施。此外，我們亦與建造業議會探討，在大灣區成立建造業議會聯絡處，協調內地與本地承建商合作參與大灣區發展項目，以及向在大灣區發展的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提供相關的支援。總括而言，政府與香港建築及工程業界會繼續攜手同心，以大灣區為切入點，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的高質量建設出一分力，亦為香港相關業界帶來更多發展機會。

贊成的請舉手。